主席，我謹以內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規定和傳統做法，動議"本會感謝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的議案。這項議案並無方向性，只是讓立法會行使《基本法》所列明"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的職權。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闡述未來1年政府施政重點的重要文件。市民普遍對施政報告充滿期望，特別希望政府可以處理土地和房屋等急切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剛發表的施政報告是行政長官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詳細交代政府在各政策範疇的願景和措施，充分反映今屆政府在處理社會和民生問題上，特別是在土地和房屋方面的決心。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我當然非常關心行政立法關係。我十分高興看到行政長官一如既往，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強調特區政府尊重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行政長官並且以身作則，自上個立法年度開始，除行政長官答問會外，多次出席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就社會關心的不同議題直接回答議員的質詢。我期望各位司長和局長亦可以多出席立法會會議，以及立法會其他委員會會議，與議員互相溝通，加強政府的問責。行政立法關係的另一個重要溝通渠道，是我和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與政務司司長在每次內務委員會例會後的定期會面。我在連任後第一次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時強調，我和副主席在今個立法年度會繼續扮演橋樑的角色，致力促進行政立法關係。司長亦表示，他和政府團隊將以最大的誠意與議員保持溝通和互動，共同努力為市民服務。我希望行政當局與立法機關之間有更暢順的合作，令立法會可以代表市民大眾，發揮更大的監察角色。在上周剛舉行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就政府官員在立法會會議以至委員會會議上對議員提出的質詢所作的回應，表示不滿。他們認為政府官員未能全面回應議員的質詢，答覆的質素亦有待改善。我已立即向政務司司長反映議員的意見，司長亦承諾會全面了解議員所提及的質詢個案，並會要求相關部門盡力提供議員所需要的資料和數據。我期望政府當局盡快回應議員的關注。審議法案亦是立法會的重要職責。根據政府當局剛向立法會提交的本年度立法議程，立法會將須審議22項法案，包括《國歌條例草案》，以及已於11月2日刊憲的《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可見在未來1年，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工作相當繁重。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提出了244項新措施，涵蓋範圍甚廣，除社會聚焦討論的房屋和土地供應外，亦包括多項與市民息息相關的教育、勞工、醫療和福利措施。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社會對某些新政策方向和措施，例如"明日大嶼"計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雖然我認為這項填海計劃方向正確，但社會對計劃有疑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需要投放的資源龐大，對環境亦有一定影響。政府當局必須向市民做好解說工作，以釋除各方的疑慮。我預期在這3天的辯論環節中，議員會就各項新措施積極表達意見，以至作出批評，相信政府當局亦會理解。立法會議員一直努力以維護整體社會利益和爭取香港市民應有權益為目標，無論是代表功能界別或由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均十分了解其選民的訴求。我衷心希望行政長官及各政策局細心聆聽議員提出的意見，以及各持份者和不同階層市民的訴求，盡力尋求共識，令有利社會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的措施得以早日落實。主席，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強調要迎難而上，堅定前行。我固然希望行政長官"建設好香港"的宏願可以早日實現，而我亦相信，如果目標方向一致，立法會議員會樂意成為與政府前行的夥伴，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同為香港整體福祉努力向前邁進。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主席，這環節是討論多元經濟，很高興在這裏看到"多元"的局長——剛剛又少了一位——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現在我們討論的政策的確涉及很多部門，需要大家通力合作。所以，我希望跟數位局長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最關心的當然是創科產業方面的發展——局長現在回來了——去年特首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八大方向，當然有部分仍未實現，我也認為有部分的進度比較緩慢，稍後我會作出闡述。

我們不可以只看長期，短期來說也要為他們營造較佳的環境。

所以，就這個增幅來說，我們覺得並不足夠。

主席，香港經濟今年以來表現平穩，目前面對的最大不確定因素是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爭端。美國在9月底已向超過2,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產品加徵關稅，美國總統特朗普揚言，如果本月與習主席的會晤未能達成任何協議，會額外對2,670億美元——即所有輸入美國的中國產品——徵稅。雖然相關情況這數天稍為緩和，惟中美貿易摩擦仍有可能進一步升溫，香港屆時定必無法獨善其身，必須做好準備應對中美貿易戰可能引致的經濟嚴冬。特首的施政報告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發表。施政報告對金融服務業的舉措着墨不多，相關措施主要為鞏固香港現有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並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為香港帶來的機遇。面對不確定的環境，就金融業而言，香港應開拓更多元化的市場，締造更佳營商環境，特別是善用大灣區的機遇，大力發展跨境金融。大灣區區內人口接近7,000萬，區內生產總值達1億5,000萬美元。近月，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相繼開通，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的聯繫，跨境金融服務業更不應錯失相關機遇，應當在包括跨境見證開戶、跨境按揭、跨境個人理財及跨境保險互認等方面，讓兩地金融市場接軌。在跨境見證開戶方面，香港居民現時到內地銀行開戶面對一定困難，因為根據內地監管要求，客戶開立個人銀行帳戶必須到開戶銀行的營業網點辦理手續，開戶銀行的營業網點不得委託非開戶網點或其他機構代辦開戶手續。不過，在大灣區推動跨境生活便利化的背景下，只要做好風險防範措施，相關政策應可作出相應調整，推動跨境見證開戶的實現。第二，在跨境按揭方面，大灣區現時按行政區域劃分為3個不同的銀行業市場，令跨境生活和工作頗為不便。粗略估計，現時常居於廣東的香港居民超過50萬人，對消費和置業的需求龐大。

如能將跨境按揭貸款政策推而廣之，遍及整個珠三角地區，將有助紓緩香港急切的住屋需要。第三，在跨境個人理財方面，香港現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在2017年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規模已達3億1,000萬美元，然而，廣東省居民無法直接購買香港的理財產品。以上數據足證跨境個人理財的發展潛力，我們可以考慮建立封閉式的跨境理財管道，既可滿足內地居民的需要，亦方便長居於內地的香港居民。第四，在跨境保險互認方面，很多內地居民近年到香港購買境外人壽保險，然而，由於缺乏境外保險業務結算機制，他們繳納保費或續保繳費較為困難，跨境理賠及售後服務也很麻煩。港珠澳大橋通車後，跨境往來三地汽車的車險保單亦很複雜。其實，政府可以考慮在大灣區的框架下，統籌處理跨境保險互認、跨境銷售及代收保費等問題。主席，施政報告申明，政府會繼續從推廣、支援措施、規管、人才及資金5方面促進金融科技的發展。我很感謝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努力，如期在9月推出"轉數快"系統，讓銀行和儲值支付工具連繫起來。市民只需利用手提電話號碼或電郵地址作為收款人的識別代號，隨時隨地調撥資金。共通二維碼的支付亦已在9月公布，商戶和市民可以透過不同電子錢包進行支付，大大提升了香港在電子支付和移動支付方面的水準。然而，在追求方便快捷的同時，始終應以安全為首要。政府應加強個人資料使用和身份確認的規管，加強金融科技產品推出前的系統安全性檢查，讓市民放心和安心地享用金融科技產品帶來的便捷。金管局預計最快可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發出第一批虛擬銀行牌照，屆時可望為香港銀行業加添新動力，並更有效地落實普及金融。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的框架亦容許第三方服務者參與，當他們參與後，亦有望為市民提供新的金融服務選擇。香港金融科技有良好的基礎和發展前景，根據財政司司長早前所說，單在數碼港便匯聚了超過250間金融科技公司，業務涵蓋大數據、區塊鏈和移動支付等。其實，珠三角同樣是科技重鎮，深圳更被譽為"中國矽谷"，大灣區城市均正積極招攬金融科技人才。香港政府必須制訂相應政策加以鼓勵和推動，以便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在包括薪酬待遇、居住條件、工作環境、子女教育、醫療保險等方面開出具競爭力的條件，方能吸引這類人才落戶香港。財政司司長在2018-201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成立金融學院培訓業界人才，金管局迅速落實相關建議，並表示該學院將為銀行業界培養高層管理人員。然而，現時各行各業均出現人才爭奪戰，金管局是否應把培訓對象擴展至基層及中層人才呢？此外，鼓勵進修的稅務優惠、專才引入計劃及大專院校提供更多金融實務課程等措施也值得考慮增撥資源，希望金管局及政府有關當局予以高度關注。對金融業而言，更佳的營商環境包括擁有良好的金融基建。業界現時向每位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前，均須做好認識你的客戶)的盡職審查。金管局目前正與銀行業界努力，準備設立客戶中央數據庫)，但該KYCU現時仍屬商業運作，而非像新加坡般由政府營運。

為平息上述爭論，本屆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在施政報告中公布方案解決取消對沖的問題。

對於這兩點安排，我是支持的。當然，如果政府能承擔更長的資助期及作出更大的財政承擔總額便更佳。一般而言，25年時間已足夠覆蓋很多普通企業的生命周期；對勞工階層而言，25年工齡亦覆蓋了個人工作的黃金時期。無論如何，本屆政府推出這項資助方案相信能有效協助企業，平衡商界及勞工界之間的利益，尤其是為中小微企解決強積金對沖安排一直以來的困擾，有利本地企業持續經營及鼓勵員工專心工作。對於現時社會上有關微調方案的意見，我知道政府目前有主流意見"撐腰"，但當局也應從善如流，考慮接納具建設性的建議，例如就延長保障期或增加財政承擔總額等作出微調。政府應充分考慮歷史原因，作出應有的承擔，盡快落實這些方案。

主席，行政長官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主題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對施政報告的評價是："描劃未來，決心可嘉；細心聆聽，行之有道"。總體來說，報告的重點在於勾劃未來的土地供應藍圖，聚焦於土地開拓以至完善置業階梯，民建聯表示支持。事實上，市民普遍期望今屆政府要在土地開發上有所作為，讓市民看到政府在增加土地供應上的決心和魄力。由於開拓土地以至實施其他政策細項的過程中必定會遇到很多挑戰，包括與既得利益者抗爭、反對派"為反而反"，亦需要照顧很多受影響的持份者，特別是漁民、環保人士的關注，所以，政府必須細心聆聽，行之有道，以爭取廣大市民的認同。除了土地房屋問題之外，施政報告亦接納了民建聯提出的多項建議，包括將中醫納入本港醫療體系、在規劃中的中醫院及18所三方合營的中醫門診提供資助門診和住院服務。這是政府多年施政以來在中醫發展上的一大突破。在民生方面亦接納了民建聯不少建議，包括延長現時10周法定產假至14周；把長者生活津貼擴展至廣東及福建省，讓更多選擇回鄉養老的長者受惠。在增加照顧幼兒服務、加強對殘疾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少數族裔的支援上，亦推出了新的支援措施，並且推出25億元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在不同地方包括東涌市中心興建街市；延長公務員退休年齡；以及展開紀律部隊職系架構檢討等，這些都是我們認同及爭取多年的政策。主席，先談談今次施政報告的重點——"明日大嶼"。這個填海造地計劃引起了社會廣泛討論。民建聯認同香港現時非常缺乏土地，無論在經濟發展、住屋交通、安老以至市民的文娛康樂都需要大量土地，而"明日大嶼"透過離岸填海造地，做法值得肯定。主席，必須強調，填海造地從來不是洪水猛獸，反而是香港成功的一個大因素。香港由小小漁村發展至國際都會，經常要面對"地從何來"這個問題。若當年政府不進行移山填海，就沒有今天的中環、灣仔，更別說沙田、將軍澳、東涌等新市鎮。截至2016年，香港約有7,000公頃的土地是透過填海取得的，佔香港已發展土地面積25%。這些新增的土地，容納了約27%人口及70%商業活動。不過，大家都知道，在最近20年由於不同的原因，填海造地的數量大幅下降。相應地，近年用作房屋以至其他用途的土地供應嚴重落後，導致土地房屋問題成為香港其中一個最深層次的矛盾。當然，隨着環保意識提高，社會較以往更關注填海對生態的影響。不過，填海技術不斷改良，只要配合小心規劃，填海對生態的影響亦可以盡量減少。正如有評論說歐洲重視環保，但丹麥早前公布的全新基建及住房大計，核心項目也是在首都哥本哈根興建人工島，讓數萬人居住。主席，環顧周邊的地方和國家，很多也有大規模填海造地，新加坡的成功與發展亦離不開填海，歷年來填海100多平方公里，10年後還要再填海50平方公里。填海造地為新加坡以至鄰近的澳門所創造的價值及效益，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主席，回望過去一段長時間，香港錯失了很多發展造地的機遇。我時常反思，如果當年沒有放棄"八萬五"，如果沒有因為金融風暴而放棄造地，如果政府有土地儲備，今天的房屋土地問題便不會如此突顯，年青人、中產亦不會因買不到樓而積累怨氣。因此，主席，社會必須汲取教訓，對於造地問題不能再議而不決，蹉跎歲月，否則就愧對年青人和正在輪候公屋的人士。主席，"明日大嶼"涉及填海造地，開支估計達數千億元。市民關心其成本效益、是否物有所值、工程會否超支、政府的監控能力等，其實絕對可以理解，亦是政府必須處理的疑慮。主席，我總結有五大疑慮及要求，希望政府推動政策時必須處理。第一個疑問是填海的規模，這部分政府已經即時回應，先展開1,000公頃的填海工程，若有需要才啟動其餘部分。分階段的安排，我們是支持的，亦合乎現實情況。第二個疑問是造價昂貴。填海造地是否物有所值？

我相信政府必須小心回應這方面的擔憂及關心。香港作為外向型的經濟體系，若經濟下滑，能否應付？第三個要求是政府控制成本的能力。主席，近年的基建經常出現超支，市民只能無奈接受。政府看到這些情況會否痛定思痛，改革招標及成本監控機制？這點政府必須重點回應，否則會嚴重影響市民和立法會對於投資基建的信心，亦容易讓人有機可乘，誇大成本，引起不必要的反對。第四個要求是妥善處理因填海而受損的持份者，特別是漁民。至今，漁民多年來提出很多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要求，都是"只聞樓梯響"，甚至沒有響過。反之，一項又一項的政策，確實令他們的生存空間不斷收窄，令他們非常擔心。第五，當然要做好環評，盡力減低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很多市民都非常愛惜香港的自然環境，極不願意看到環境受影響。

主席，回應疑慮是必須的。但是，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妖魔化"明日大嶼"，有些更誇大填海的開支，甚至製造中港矛盾，上綱上線，誇張地說會花光香港的儲備。這種說法明顯誤導，是為反對而反對。首先，人工島計劃歷時約20年，所以有關開支平均每年大約數百億元。

造地本身能夠創造巨大的價值，而且這個價值尚未計算因造地而帶來的商業或其他效益。即使日後經濟逆轉，政府收入大不如前，填海計劃其實是分階段進行的，所以，現時還未知道計劃詳情便第一時間衝出來指計劃會花光儲備，因而反對填海，這樣真是別有用心，為反對而反對，誇大成本。主席，我看到另一部分人上綱上線，試圖製造中港矛盾，說填海是否為了容納"新香港人"。其實，這些就是製造對立，如果根據這種邏輯，這些人可能會反對其他所有建屋選項。所以，主席，社會對於"明日大嶼"的討論，有部分已經流於政治或民粹操作，目的是煽動反對情緒。主席，妖魔化填海造地實質是要再拖政府後腿。其實，聰明的市民只要想想，便知道如果香港長期被房屋土地問題繼續困擾，市民怨氣繼續積累，社會停滯發展，受害的是誰，得益的又是誰？主席，"明日大嶼"是長遠的土地供應，政府需要思考長遠，但更需要迫切解決市民的燃眉之急。所以，社會其實希望政府提出一些短中期的土地供應，以滿足市民上樓的需求。主席，今次施政報告除了提出"明日大嶼"外，亦有其他拓展土地的建議：收回閒置土地、善用工業邨、新界棕地、農地及舊區重建等，這部分我留給其他議員在相關環節討論。舊區重建亦是解決房屋問題的一大方法，亦是市民所期望的。可惜在過去一段時間政府對於舊區重建沒有全盤規劃，只是逐幢樓宇收購。這種單幢的發展模式無法兼顧整區的規劃，亦不能夠比較切實地改善舊區的環境。另一方面，市民亦期望政府可以啟動舊邨重建，但施政報告並無詳細提及，我亦希望在相關環節，政府可以回應。主席，至於施政報告其他部分內容，民建聯的議員會在其他環節表達看法。總括而言，民建聯支持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反對修正案，亦期望行政長官及其團隊迎難而上，特別在開拓土地方面，不能再議而不決。

主席，香港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會，是經歷許多奮鬥和艱辛才取得成功的。今天的香港亦面臨重要的轉捩點，正處於一個待變未變的關鍵時期。在當前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與推出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的歷史交匯點，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均給予香港前所未有的機遇，讓我們可以透過融入區域經濟來實現經濟多元化及升級轉型。但是，在這過程中，香港對內對外均面臨許多挑戰。舉例說，對內，我們的土地、產業、人才及政策配套是否足夠？對外，我們如何應對波動的外圍經濟及曠日持久的中美貿易衝突？故此，較早前行政長官就這份施政報告進行諮詢時，我向她提出許多不同建議。當中我特別提到特區政府必須要從全局着眼，採用更多破格的新思維來擬訂政策措施，並且要具備足夠魄力把握時機落實推行，穩步帶領各界把握新機遇，讓全港市民可以分享成果。當時，我提到的範疇包括覓地解決土地與房屋短缺、支援本港中小企業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籌劃香港配合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以及積極發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等。對於我的建議，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可以找到很多正面和積極的回應，我是歡迎的。可是，基於辯論時間所限，我不打算在此逐一重複或詳述。主席，在這個環節，我想聚焦討論的是本港當前最嚴峻的問題：土地供應問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對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舉足輕重，既是市民關注的民生問題，亦是今次施政報告中突顯政府新思維的政策範疇。主席，土地不足猶如扼住本港社會的咽喉，已成為我們繼續向前發展的最大瓶頸。土地不足推高了租金及營商成本，嚴重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連六大優勢產業及四大支柱行業也缺乏拓展業務的空間，結果當然是各行各業的發展均遭到局限，又談何實現經濟多元化，又談何讓青年人各按自己的才能追尋夢想呢？土地短缺亦不利於吸引海外企業及人才來港帶動發展。正如行政長官曾表示，經常有跨境大企業及科研機構向她表示希望來港發展，他們最關心的是有沒有土地可供發展，但她也只能無奈地回答"沒有"。缺乏土地亦為有志創業的青年人增添障礙，造成租金高企，並間接造成一般中小微企僱主與僱員間的矛盾和對立。香港中環寫字樓的租金已連續3年高踞全球首位。在亞洲地區，香港亦是機構外派員工承受最高租金的城市。如果我們今天不排除萬難解決這個問題，卻又想要促進經濟多元化、鼓勵青年人創業、吸引國際機構進駐、吸引國際頂尖人才來港發展、把握大灣區機遇等，也只是紙上談兵，事倍功半。更何況，土地不足對樓市的健康發展、資產價格以至投資金融市場均有關鍵性影響，亦與廣大市民能否安居樂業緊緊相扣。扭曲的高樓價造成數以萬計的"劏房"和"納米樓"出現，結果是今天廣大基層和中產市民長年捱貴租、供貴樓、居住在擠迫狹窄甚至非常惡劣危險的環境中，還影響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長。逾20萬戶"劏房"居民住在人均56.5平方呎的蝸居，小朋友連一張做功課及溫習的書檯也沒有。公屋輪候時間亦屢創新高，現時平均要等候5.3年。

另外，本港的安老院舍也很擠迫，人均居住面積只是不足6.5平方米，而且宿位長年嚴重短缺。數以萬計長者動輒要苦苦輪候兩至三年，當中有一兩成長者更是直到去世仍未輪候到宿位。

凡此種種，均令人痛心疾首。由此可見，整體社會殷切期盼土地不足這個城市發展的瓶頸可以消除，這個迫切問題得到解決。自回歸以來，多任政府均有決心處理好土地問題，但由於種種原因，包括缺乏社會共識，多年來總是舉步維艱。若今天我們真的想要把握大灣區的機遇、真的希望廣大市民能安居樂業，行政長官及特區官員必須採取新思維，並且要具備充分承擔和魄力，來突破多年來堪稱是走一步退兩步的困局。事實上，今年施政報告在土地政策方面並不乏大膽的新思維，包括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以及檢視長遠的公私營房屋比例等。這些均與我向行政長官提出的建議相符。

施政報告其他相關措施，例如重啟活化工廈計劃以增加過渡性房屋供應、撥地協助香港房屋協會重建舊屋邨，以及邀請市區重建局研究重建公務員合作社地段等，均顯示政府多番思量以求突破過往的官僚框框，值得市民給予肯定。至於最受萬眾矚目、土地政策的重中之重，便要數本港歷來最大規模的造地填海計劃"明日大嶼願景"。代理主席，我很重視政府要用新思維來解決土地短缺問題。然而，今天我想在這個會議廳內補充一點：要解決土地問題，單靠政府有大膽新思維並不足夠，還要整體社會抱持開放態度、廣闊胸襟和大局意識才能成事。要是社會大眾不花時間釐清事實，而只是隨便跟隨一些口號式或立場先行的所謂反對理由起舞，任由固有思維與猜疑綁住雙手，恐怕結果只會是整體社會繼續陷入過往多年的困局和深淵，在爭論聲中寸步難行。代理主席，令人擔心的是，目前恰恰就出現這種趨勢。正當"明日大嶼願景"受到多方好評，有個別人士和團體卻不斷就此提出激烈反對，想方設法製造群眾恐慌，以期向本會施加壓力，連政府尚未提出的前期研究撥款申請亦想要抵制和否決，明顯想將整個計劃消滅於萌芽階段，讓社會想想也不能。這種情況確實令不少市民感到非常無奈和憤慨。代理主席，我認為"明日大嶼願景"絕對應該成為社會關注和討論的焦點，但原因並非是很多市民對其有誤解和猜疑並作出批評和攻擊，而是因為這個願景本身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而每一個香港人、每一代香港人都可以受惠。其實大家只要站得夠高、望得夠遠，便會知道"明日大嶼"的意念，事實上是立足於新時代的需要，從區域發展大局着眼。正當今天大家都在熱烈探討香港要如何借助粵港澳大灣區讓發展再上台階，"明日大嶼願景"不單能有效解決本地土地不足的問題，更可以為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提供很理想和適切的據點，同時一併理順本港經濟、社會、民生等多方面的發展，為香港再上台階進一步打好基礎。代理主席，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仍然處於起始階段，三地政府均努力進行各種建設以求打通大灣區的經濟脈絡。繼廣深港高速鐵路後，剛開通的港珠澳大橋進一步啟動整個大灣區的高速交通網，令本港接上珠江西岸的快速連接通道，便利通達粵西地區的加工製造業腹地。此外，港珠澳大橋可作為走廊，促成香港東大嶼核心圈、澳門新城區核心圈、珠海橫琴灣核心圈等多區域協同發展的新時代。港珠澳大橋同時是面向東南亞國家聯盟的海陸國際大通道，足以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戰略樞紐據點。代理主席，"明日大嶼願景"的所在地，就是處於如此的戰略性位置。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坐落在香港大嶼山，毗鄰5小時飛行航程範圍已涵蓋全球一半人口的香港國際機場，令大嶼山成為通往世界和粵港澳大灣區的"雙門戶"，完全應對了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一貫優勢。代理主席，在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還要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航運及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以及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就此，不同工商界別、中小企業及青年人現時都躍躍欲試。然而，在目前缺地的情況下，我們怎樣能夠找到更多土地讓各行各業擴充業務、讓年青朋友創業和尋求發展呢？

根據政府的構想，單是交椅洲的1,000公頃人工島已經可以建成超過4,000萬平方呎的商業樓面，差不多等同另一個中環。這個核心新商業區更可以透過新建道路及鐵路等交通網絡，與傳統的中區核心商業區連接，並同時與集高增值物流及展覽商貿服務於一身的大嶼山"機場城市"協同發展，這種優勢是不言而喻的。與此同時，"明日大嶼願景"還可以實現政府多年來的規劃構想，釋放大嶼山的發展潛力，讓其成為生態康樂及休閒娛樂熱點。據政府的初步估計，"明日大嶼願景"共可提供34萬個職位，單是第三個核心商業區所在的交椅洲人工島便可以提供20萬個高增值職位。多年來，社會敦促政府實現香港經濟多元化，創造更多中上層職位，加強社會向上流的動力，而"明日大嶼願景"便是實現有關目標的其中一個路線圖，可以為工商各界和年青人帶來前景和希望，毋庸置疑是值得支持的。同樣重要的是，"明日大嶼願景"將會提供大量土地解決房屋荒，不論是基層、中產或年輕專業人士均可以受惠。按當局的構想，"明日大嶼願景"會由2032年起分階段增加供應26萬至40萬個住宅單位，供70萬至100萬人居住。當中政府承諾提供可負擔的公營房屋，本港八至九成家庭均合資格申請。按照公私營房屋7：3的比例，餘下的房屋用地亦可提供優質居住環境，增加中產人士"上車"或換樓的選擇，並加強吸引外地精英來港發展的誘因。紓解房屋荒後的正面影響亦可望逐漸延伸至全港，讓樓市慢慢回復較健康的發展，市民改變居住環境的能力因而隨之加強。當基層房屋供應充足，惡劣的"劏房"居所亦會隨之被淘汰。當"買得起、供得起"的樓宇供應充足，市民的"上樓夢"、"宜居夢"便有望實現。此外，"明日大嶼願景"提供了理順本港交通基建、改善城市暢通接達及紓緩現時新界西結構性交通擠塞的契機。交椅洲人工島距離中環核心商業區只有10公里，當高速公路和鐵路接駁完成後，往來車程只需10分鐘。大家可以想象，屆時由港島至大嶼山新核心商業區，然後接連到港珠澳大橋、珠海、澳門、南沙等珠江西岸的地點以至整個大灣區，均是一氣呵成的幹道。"明日大嶼願景"還包括興建道路及鐵路基建，連接欣澳及屯門南，並接通整個西鐵系統，能夠扭轉在元朗乘坐西鐵線的人流方向，令新界西連接市區的交通擠塞得以紓緩。當局亦表明，沒有交椅洲填海計劃，就不會計劃這些路線，因為基建是按需要才上馬的。凡此種種都有助提升本港經濟效益，值得支持。再者，"明日大嶼願景"提供了促進低碳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契機。代理主席，雖然政府銳意發展環保智慧城市，但步伐一直非常緩慢，其中一個原因是既有的城市設計、基建和制度未能配合。按照政府的設計，由全新的人工島開始整全的城市規劃，廣泛採用再生能源、高能源效益科技及環保交通運輸模式，達致"碳中和"及"碳零排放"。這樣一個大規模試點，對於香港而言是非常前衞，亦值得支持，而將來成功實踐後亦可把有關經驗適切地推廣到其他地區。代理主席，既然"明日大嶼願景"有這麼重大的意義，現在大家應該關注的是對這個構想進行周詳的研究，確保政府這些願景真正可行，並惠及市民。同時，政府須仔細規劃各項細節，包括：融資方式；新核心商業區的布置如何更有利中小企掌握大灣區的新機遇；人工島的公私營房屋分布詳情；當中公營房屋的種類和單位數目；以及在工程中採用甚麼先進科技及規劃以適切保護周遭的生態環境。此外，在耗時二三十年、跨越多屆政府的漫長工程期內，在任政府亦應完善落實已制訂的執行路線圖，做好風險管理，並實行所需的配套政策或設施，以達致願景的各項目標。然而，正如我剛才所指，個別人士及團體似乎並不特別關心前述"明日大嶼願景"的好處，只是集中提出很多不同的關注。就此，政府當局及一些學者專家先後作出了針對性的回應和解說，我在此不詳細重複。不過，我想提醒市民，他們應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多作獨立思考，分辨清楚當中哪些是真正值得認真看待的關注，哪些只是發言者自說自話。政府已經表明"明日大嶼願景"具有彈性，而且會按需要分階段推行，以十多二十年攤分，每年開支為數百億元，根本是政府每年基建開支預算之內，香港有能力應付。再者，不少業界領袖和學者均估計"明日大嶼願景"單靠賣地已足以支付工程開支有餘，當中尚未計及人工島衍生的就業機會與其他經濟效益。然而，有反對者仍然不斷宣傳"明日大嶼願景"規模過大、淘空庫房。過往經驗已經證明，與發展棕地相比，興建人工島更簡單，而且更快能落實。發展棕地實在說易行難，常常惹來很多爭議，由公眾諮詢、改劃土地用途至收地、清拆、賠償、安置等各個程度均極為費時。社會討論了10多年的新界東北發展，幾經艱難終在立法會獲得通過，但至今仍未正式展開收地程序，更談不上展開工程，但有反對者仍然不斷提出應該先開發棕地。代理主席，他們用心何在？當然，這些反對者不會告訴公眾，除非強行收地，否則要發展棕地，政府本身先要有基本的土地儲備，才有足夠議價能力收回棕地這些私人土地。若非如此，只會被人牽着鼻子走，失去主導權，屆時發展棕地只會難上加難，絕非單憑"先用棕地"這句簡單口號就可以推行。此外，有反對者不斷宣傳"明日大嶼願景""破壞生態"、"逆天而行"。他們此舉無視赤鱲角機場1,000公頃人工島等重大基建的成功顯示當局過往已有能力做好此類重大工程。當局承諾在氣候變化下，會就"明日大嶼願景"妥善進行風險管理及科學專業評估，並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控制在可接受且最低的水平。

有關的公眾宣傳亦應簡潔易明，方便市民大眾掌握。爭拗矛盾素來較受公眾關注，傳媒自然亦會多加報道，於是某些論據就容易被放大或偏重。但是，代理主席，我認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最重要的是大家從科學和理性的角度去看這個計劃。放眼全球，不少地方會基於本身發展的需要而選擇興建人工島，有關的成功經驗均可堪借鑒。

在香港，填海造地一直以來是重要的土地供應來源，累積共約7,000公頃土地是透過填海取得的，佔已發展的土地面積四分之一，容納了七成商業活動及近三成人口，以及香港國際機場和西九龍文化區。今天，香港特區政府出於人口住屋和經濟發展需要而提出人工島計劃。

任何人都可以搞破壞，但無論如何，我也願意聆聽。如果今天有人因為反對"明日大嶼願景"而反對施政報告，請反對者提出足以解決我剛才提及的短中長期土地短缺問題的替代方案，以供考慮。如果反對者想完全扼殺"明日大嶼願景"落實的機會，無論理由為何，實際上是扼殺現時屈居在"劏房"狹小床位的基層市民的希望、扼殺想擁有書桌溫習的基層兒童的希望、扼殺中產人士圓"上樓夢"的希望、扼殺年青人向上流的希望、扼殺香港實現經濟多元化及把握大灣區機遇的希望。代理主席，"明日大嶼願景"帶給香港人真確的好處，雖然不能說是實現港人希望的唯一途徑，卻是一個高效、適切、可行的途徑。代理主席，對於"明日大嶼願景"，我們應該考慮重大公眾利益、考慮我們的下一代、考慮香港的將來。最後，我支持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的議案。

代理主席，聽罷人大代表廖長江議員的發言，我真的醒悟了，我們明白為何要推行"明日大嶼願景"計劃。

我們剛剛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訪問了超過3,000人，大部分受訪者表示最應該做的事包括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發展商擁有的土地來興建公屋、把預留作興建丁屋的900公頃土地用作興建公屋、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的172公頃土地，用作興建公屋、善用棕地等。超過69%回應的市民表示，擔心"明日大嶼願景"計劃不斷超支，花光香港的儲備。

不過，不要緊，我一定要拆穿政府的謊言。

我們看到現時香港面對着許多陰霾，大家都知道，在經濟方面有中美貿易戰的憂慮，我們又怎可以"一鋪清袋"，做一件事把所有儲備花光呢？

我們可以看到，市民的死活其實是不用理會的。因為大家都知道，這項"明日大嶼願景"計劃需時十多二十年，難道要現在的人等十多二十年？

大家也知道"花無百日紅"，香港面對的困境可能會很大，但是，如果進行填海，在第一桶沙倒下去以後便不能回頭，為何要冒如此大風險？以往香港大部分的填海工程也是近岸填海，在附近有基建、道路和很多配套設施，因此，風險和成本相對較低，也可以回應居民的需要。

還有地產商，他們全部在團結香港基金內有代表，這次有運行了，填海造地，繼續賣地。談經濟發展，我們還未受夠嗎？香港多年來就是因為政府短視，只鼓吹炒賣地產，所以百業也發展不起來。

香港的經營成本又怎會低？

這是一個壞透的社會，有保皇黨和建制派護航，很多背離民意，甚至是令一代又一代人遺憾的事情也可以繼續做。

今天的立法會、香港的政局、特首和政府已經差得不能再差。當等待入住公屋的人要等5.3年，當輪候公屋的時間是最長的時候，政府並非與你討論如何認真地解決問題。我有一次探訪住在"劏房"的街坊，他一家四口住在150平方呎的地方，聽完"明日大嶼願景"計劃後兩眼反白。

政府可耻，但是，幫政府搖旗吶喊的建制派和保皇黨更可耻！

代理主席，對於特首林鄭月娥早前發表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的施政報告，我是十分欣賞的，欣賞的地方在於她大膽創新，敢於就香港未來的發展提出一個足以媲美當年玫瑰園計劃的願景——"明日大嶼"，亦提及我們如何加強參與放在我們眼前的大灣區發展計劃，既籌謀眼前，亦規劃未來，敢於承擔之餘，更顯氣魄，而且內容甚為豐富，全文共推出200多項新猷。在進一步談及上述兩個項目前，我想就我們當前的經濟形勢發展，尤其是處於中美貿易戰的夾縫中的香港應該如何自處和應對，表達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因為中美貿易戰的一舉一動，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有着深遠的影響。上星期四晚上，美國總統一改先前的強硬作風，主動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事後還在Twitter發文，表示談話內容重點在於中美貿易，而且通話氣氛非常良好，有利推動兩國元首在本月底G20峰會期間會面，為近期接近冰封的中美關係發揮一定的解凍作用，即時提升投資者的信心，當天更帶動恒生指數上升1,000多點。我當然衷心希望兩國領袖在峰會上能夠化爭端為商機，化對立為合作，化戾氣為祥和，為早日結束貿易戰帶來一線曙光。但是，特朗普是善變的人，在中期選舉過後，難保又再出現變卦，故我們暫時只能聽其言，觀其行，對貿易戰轉趨緩和保持審慎樂觀，相信有必要同時保持高度警戒。何況，美國息口繼續趨升，資金大量流出新興市場，未來的情況必定更為波動。一旦實體經濟受損層面擴大，企業營商環境惡化，失業率掉頭上升，隨時會出現骨牌效應，火燒連環船，進而觸發另一場金融危機也說不定。早前，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我曾詢問特首如何加強應對一旦爆發的金融危機，因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們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做好一切防範措施，將打擊面或受影響的層面減至最低。我們希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抵禦可能出現的金融危機方面，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尤其是由"財爺"領軍的金融領導委員會，成員包括4名重量級的金融界行政會議成員，分別為陳智思、史美倫、周松崗和任志剛，以及財經要員，我們期望他們能緊密合作，加強檢討最新的應變措施，以確保我們和國家的金融安全。至於特首，她可成立一個由她親自掛帥的專責小組，從宏觀的政策和大局層面出發，定期評估貿易戰的最新形勢。專責小組的成員可以包括各相關的司局級官員、經濟金融部門和機構人員，以至專家學者、商界代表等，進行沙盤演練，並研究各項短、中、長期應變措施，以減低貿易戰對香港帶來的衝擊。此外，我也十分贊成我們要堅持《基本法》賦予我們享有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不平則鳴，一旦美國因為與祖國進行貿易戰的問題而向我們施加任何不公平貿易條例或無理的稅項，我們便要據理力爭，表明香港是有別於內地的獨立關稅區，要做好防火牆，避免貿易戰無辜波及香港。當然，作為祖國的特別行政區，在可行的情況下，我們也應一盡義務，盡量運用我們在海外的關係網絡，在中間調停中美兩國的貿易糾紛，減少不必要的摩擦，從而為祖國和香港謀取雙贏。

我認為這類工作可多做一些，包括多向東盟國家推廣或加強與其他周邊國家開拓"一帶一路"沿線的市場，從而作出更大的貢獻。代理主席，隨着早前相繼落成啟用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以及稍後蓮塘口岸的開通，香港與大灣區之間的網絡將會更為暢順，關係只會更密切。我們固然要達到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但也不要忽略香港在金融方面可以起龍頭作用的角色。

近年為配合金融科技發展，需要增加在電腦科技的資源投放，還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一浪接一浪、不斷增加的新規管和條例，均大大增加券商的合規成本，但政府卻沒有任何措施能明顯支援這批一直默默耕耘，為本港金融市場作出貢獻的中小券商。代理主席，我想指出，中小券商並非要求政府提供津貼，而這亦不符合香港自由市場的原則，我們只是要求自食其力，希望政府幫助我們改善經營環境，讓我們闖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向。故此，在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同時，我們希望得到特區政府的支持，幫助我們爭取將業務範圍擴展至大灣區，讓我們可以憑藉克服多次的環球金融危機的經驗、對國際金融市場風險管理和金融危機的認知，以及良好的企業管治，為內地投資者提供專業服務。舉例而言，政府除可為我們爭取參與港股通的交易之外，還應該讓我們為大灣區的居民和企業進行資產管理，為灣區內的企業上市融資，以至進行跨境投資及合併，提供專業的意見。我相信只有打造一個大灣區的金融合作平台，讓香港加強發揮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為大灣區提供各項跨境人民幣服務，才可以令大灣區的發展得以盡情展翅高飛，越做越強。香港亦可以加強發揮鋪路搭橋的角色，協助灣區企業走出國門，面對國際，把更多國際資源引入灣區，為灣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代理主席，以下我想談談對"明日大嶼"的看法。正如我先前所說，這項工程最終的規模達到1,700公頃，的確令人有點驚訝，因為事前沒有人想到特首會有如此大規模、如此領先的構思。事實上，本港如沒有充足的土地資源在手，試問明日如何發展呢？

第二，工程必會分期執行，不是一下子便達致1,700公頃的規模，更不會一次過動用數千億元，令庫房空虛。第三，填海造地之後，土地除了可以用來興建公屋，紓緩基層住屋需求之外，當中商業和私樓的土地都是十分珍貴和值錢的，可以拿出來拍賣，除了收回成本之外，更可為庫房帶來可觀的進帳，應不會對政府構成財政負擔。昨天，38名主要來自香港8所大專院校的經濟學者發表聯署聲明，支持進行"明日大嶼"計劃，指出填海的成本較收回棕地及農地為低，並推算人工島上商業及住宅用地能夠為政府帶來最少8,400億元的賣地收入，屬於上佳的投資。我們希望大家在討論填海造地的問題上，要多聽取立場中立的專家的意見，不要流於情緒化，不要受人唆擺，要實事求是，以數據及理據來分析問題。因此，我贊成政府向民眾交代更多細節，詳細講述當中的成本效益，好像當年的玫瑰園計劃般振奮香港人對前景的信心，用實際數字告知大家當中有何得益，爭取公眾的了解及支持，以免提供一些"子彈"讓反對派用來興波作浪，盲目反對填海。至於填海是要令內地財團得益的說法更是分化社會；相反，由於香港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必須按照世貿章程，以公平原則批出合約，即來自各地的公司均可參與投標，根本不存在偏私的問題。代理主席，土地房屋短缺的問題已成為窒礙香港發展的絆腳石。年青人對高樓價早有怨言，令其對社會產生不滿。如果我們不破舊立新，大膽求變，下一代便更難圓其置業夢，而樓價持續高企，只會進一步分化社會。

香港能有今天的發展嗎？我們看到新加坡的面積本來只是約為香港的一半，而新加坡正正是透過不斷的填海來促進發展，至今填海的面積佔原先面積近四分之一，聽說最近仍在策劃更具規模的填海工程。正如我先前所說，隨着多項跨境基建的落成，在"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下，我們可以把整個腹地擴展至整個大灣區，"明日大嶼"的地理位置可以把港島和大嶼山連接起來，可為居於人工島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就業機會。所以，我奉勸反對派不要為反對而反對，對於敢作敢為的特首提出"明日大嶼"，大幅增加土地儲備，造福下一代的大計，應給予正面的支持。如果香港的房屋土地問題不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香港的發展便會停滯不前，競爭力亦會每況愈下。我希望"明日大嶼"能夠與當日的玫瑰園計劃一樣，為香港未來的繁榮，奠定堅實的基礎。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慧琼議員提出對施政報告致謝的議案，反對其他各項修正案。

香港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填海的確是增加土地的不二法門，不應該因為社會上的一些誤解而放棄。我接觸過很多年青人，知道他們心存疑問，首先，根據推算，2046年的人口是820萬人，到了2066年則只有770萬，為何要大幅填海供接近100萬人居住呢？剛才廖長江議員和很多發言的議員都指出，因為在過去10多年，香港推行大型基建都出現失誤、超支、延誤，或者種種建築醜聞，削弱了社會上很多人對這些大型基建的信心，令他們對第二個玫瑰園的信心遠低於第一個玫瑰園。儘管如此，我認為目前某些人在社會上製造的恐慌實屬不必要。正如行政長官在發表施政報告後不久便澄清，第一階段只會填海1,000公頃。況且大家都知道，撥款程序需時甚長，至少橫跨11至14年。

因此，我們應該推動填海。然而，實現"明日大嶼願景"需時二三十年，亦有經濟學者指出，這並非未來5至10年可以完成的。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其實提出了6項填海建議，包括馬料水、龍鼓灘、欣澳、青衣、東涌新市鎮的延展及小蠔灣。代理主席，填海的地點甚至可以是敝黨提出位於將軍澳以南的藍塘，該處既不會遮擋日出康城，亦可透過延長港鐵將軍澳線，解決該區的交通問題，上述建議均值得考慮。我甚至有一個更大膽的建議——正如廖長江議員剛才所說，為了香港的長遠發展，我們應該有破格思維——新民黨在8月1日與行政長官會晤時曾提出，政府為甚麼不仿效澳門的做法，向中央爭取在香港以外的水域填海？雖然很多人告訴我，內地有不少人認為，香港有這麼多土地不用，新界一片綠油油卻不用、要保育、要復耕，為甚麼要使用他們的土地和海洋？有人告訴我，內地人士有這樣的意見。據了解，我提出的地點桂山島亦有其他珠三角城市看中。

據說，深圳已計劃在前海保稅區建立一個國際轉運貨物、區內出口貨物，營造多國集運的前海模式中心。有見及此，特區政府實在不能掉以輕心，除了小修小補，協助現有貨櫃碼頭發展外，例如有學者建議共用設施，實在應該有破格的思維，例如可否請求中央政府讓我們在大灣區水域內的適當地方，沿島填海，以供搬遷貨櫃碼頭，這不但可以釋放葵涌海旁300多公頃的優質土地，更可藉此機會建立真正現代化、數碼化和自動化的貨櫃碼頭，讓我們能夠與珠三角以至世界上最先進的貨櫃碼頭競爭。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這些措施。另一方面，我留意到無論是在2017年或今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均動用了很多資源來解決社會問題。我手上的資料顯示，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中，經常性開支增加77億6,000萬元，非經常性開支則增加654億元；在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經常性開支增加51億3,300萬元，非經常性開支則增加682億6,000萬元。當然，部分開支不會很快便出現，例如行政長官預留了300億元解決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亦把很多資源撥給科技發展。

除了碼頭之外，還有很多與碼頭相關的物流服務——局長也知道，例如貨櫃場、停車場及倉貯——這些是無法遷走的，儘管這些並非有很高增值的服務，但也聘用了不少人。

事實上，除了從事貨櫃物流的中小企之外，香港其他中小企亦與全世界的中小企一樣，由於全球經濟一體化及科技發展而面對極大挑戰。因此，我真的希望政府可以考慮，除了提供信貸保證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去協助中小企，減低他們的營商成本，協助他們聘請及留住人才，讓他們得以在全球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繼續生存。

返回這辯論環節的主題：多元經濟。施政報告強調政府要扮演促進者的角色，發揮"政府對政府"的功能，協助香港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原則上我極之認同。對於仍然堅持香港應採取港英殖民年代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市民，我希望他們看看嘴裏說最支持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正在做甚麼。在世界各地挑起貿易戰、大幅增加關稅、實施制裁，以至運用外交和軍事手段，迫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購買美國貨及優待美國企業。當然，我並非要求特區政府仿效美國，但政府在行事時可否更積極、更有為和更有效率呢？以政府的採購政策為例，正如剛才葉劉淑儀議員提到，工務工程合約可否不再以價低者得的方式進行招標？可否在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下，做到某程度上的"本地優先"？請幫幫香港人吧。施政報告提出會協助專業服務界別把握"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機遇，但我卻看不到有任何新措施。在大灣區方面，施政報告提出會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特首和所有局長。我希望在政策上可以作出配合和推動，並盡早委任大灣區發展專員。對於在港府內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其實我認為亦應該在大灣區轄下9個廣東省城市設立經貿辦事處及增加人手，更直接地協助有意前往，以及已經在大灣區就業、創業、居住或就學的香港人。有專業學會向我反映，政府每次前往內地與內地當局開會商討開放市場、專業互認等問題前，均會"打鑼打鼓"，邀請各學會提供資料和意見，但其後政府究竟與內地的部委討論了甚麼？

有否接納香港業界的建議？

政府往往全無下文，業界要自行打聽和查詢，專業學會甚至要直接向內地當局問個清楚。當然，我認同很多涉及政策和法規的問題應該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處理，但是否可以讓相關專業學會的代表一同出席部分會議？特首在選舉時提出，要與香港市民同行。相關的政府官員是否也應該做到與香港的專業界別和專業人士同行？另外，我想提出，政府應鼓勵香港人，特別是年青專業人士加深對內地的認識，參與國家發展的工作。雖然港府近年已推出不少計劃，協助香港青年人到內地升學及實習交流，但可否推出更多措施幫助他們？以剛剛在上海開幕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例，政府可否提供便利和資助，甚至組團讓香港的年青人到場觀摩呢？

代理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有數個很大的課題，其一涉及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當中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以及香港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戰等課題；另一大課題則是"明日大嶼"。

我近年經常在本會重複一個論點，便是香港要發展創新科技，實現經濟多元發展，最重要是挽留人才；香港要進入新一波經濟轉型，亦有賴這些人才帶動。

然而，香港亦不應只想着被規劃，只着重與內地融合，而不考慮如何利用大灣區發展來加強香港的獨有優勢，推動香港出現新一波經濟轉型。所以，我經常強調，香港應化被動為主動，利用國策充實香港的經濟，維持香港的龍頭地位，擔當內地對外窗口的角色，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數個星期前，香港科技大學宣布，應廣州市政府的邀請，計劃在3年內於廣州設立分校，專攻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前沿科學。科大校長表明，該所學校由廣州市政府出資，主要招收研究生，希望研究生數目最終達5,000人。特區政府近年使盡九牛二虎之力，花費數以億元計公帑推出多項計劃，聲稱希望匯聚人才，但培養出來的人才數目其實很有限，某些計劃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的反應也不太好。反觀廣州市政府卻成功邀得科大到廣州開設分校，培養5,000名人才。由此可見，在培訓、搶奪人才上，鄰近地區的政府比香港政府更具野心、更"大喉欖"；亦因如此，他們往往會提出非常優惠的措施來吸引香港的優秀人才及研究機構落戶當地。我早前在本會已經問過，政府是否明白搶奪人才已是世界潮流？在這股世界潮流下，特區政府應當怎樣做，才能成功搶奪人才，令他們留在香港？廣州市政府斥巨資搶奪人才之際，特區政府反而天天告訴大家，香港人要到大灣區尋找新機會。事實上，有能力的香港人一直放眼世界，任何地方有經濟發展空間及優厚條件，他們都願意去闖一闖，不會呆在香港，哪需要政府提點？特區政府是否明白，其更重要的角色和任務是令香港能夠應對當前的周邊經濟格局，克服人才爭奪戰所帶來的壓力？科大寧可北上到廣州開設分校，發展研究型的大學，這例子正好揭示特首林鄭月娥的目光和魄力；在我心目中，她只着眼於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同行，卻忘了為香港打拼。香港政府經常將香港定位為超級聯繫人，人才中轉站。

其他城市及地區曾因此招致經濟被淘空的後果，香港是否獨一無二，不會落得相同下場？

所以，作為負責任的政府，特區政府是否應制訂通盤策略處理人才競爭問題？政府檢討現時這種"坐國策順風車"的心態，不是對香港人最有利嗎？這種"坐順風車"的心態還有另一個嚴重問題。很多同事經常掛在嘴邊，說要落實各項利便香港人在內地生活的優惠政策，例如要求給予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稅務優惠，鼓勵香港科研人才北上工作，或爭取香港的支付工具可以在內地使用等。我認為這些想法並沒有錯，只是特區政府竭盡所能爭取這些好處、優惠，背後其實是出於甚麼整體經濟策略？

從科大設立廣州分校的例子可見，只要內地省市決定要與香港爭奪人才，把香港人才收為己用後，就會用盡各種方法，提供各種政策優惠來滿足這些人才的需要。這就是城市之間競爭人才下會出現的格局及狀態。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不應繼續耗盡全部精力爭取鄰近城市為香港提供甚麼優惠，反而，香港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是效法其他城市，盡量提升自身軟硬實力，盡可能培養本地人才，從而吸引外地人才匯聚香港，貢獻香港社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打開經濟發展新格局。第二個我想談論的問題是單程證審批權。剛才提到的大灣區計劃或是"明日大嶼"，都引起社會上普遍猜疑。

其中一種質疑聲音正是源自單程證所帶來的問題。例如，政府不斷呼籲香港人融入大灣區，與此同時，每天又有150個單程證持有人或通過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內地人來港，這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不優先讓香港人在香港尋找機遇，反而把香港的機遇留給輸入的專才？

然而，儘管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我們不得不正視單程證計劃帶給香港的各種憂慮。

審批權有何好處？好處在於讓大家對一套市民不信任、沒信心的單程證審批制度重拾信心。

無論如何，批准的權力屬於內地公安。但不要忘記，在提出申請及審查申請人資格方面，可否由香港作主導，例如由在港一方的家屬在香港提出申請？這種做法類似本港現時吸引優才、專才的計劃，都是由香港政府審批申請並同意後，才把相關申請送交內地公安，完成批准申請人來港的程序。《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才確定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例如要求申請單程證的人士在香港提出申請，向入境事務處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此舉有助特區政府及早掌握將會來港的人口，包括其質素、結構、需要等，而不像現時如"無掩雞籠"一般，直至新移民來港才去處理。所以，我在修正案中沒有使用"取回審批權"的字眼，而是說"爭取審批權"，換言之就是一個中途方案，即在過程中設一個關卡處理申請，讓需要來港的內地同胞在香港提出申請，一如吸引專才的計劃，或由港人代其內地配偶提出申請，合資格、合規的就送交內地審查，獲批准後就來港。爭取單程證的審批權既能令香港人重拾對政府的信任，亦讓政府掌握更多數據制訂人口政策，是十分重要的。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如果連開聲爭取、據理力爭都不做的話，豈能叫香港市民對政府重拾信任？最後，我想談談在中美貿易戰下，香港如何自處，特別是應如何透過鞏固"一國兩制"，維持香港的獨有特色。在過去一段日子，政府經常強調已推出多項實際措施，減少貿易戰對香港的影響。

例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曾在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上提及，貿發局會協助港商將生產基地由內地遷往東南亞。

正如我剛才討論大灣區發展時所說，香港除了以公帑協助某些廠商到其他地區發展、為其他地區的經濟服務外，是否也應該把公帑用於充實——我強調——充實香港經濟，推動香港經濟多元化及轉型？當然，更大的課題是，在中美貿易戰下，政府應如何自處，如何發展香港的優勢，為香港及香港人服務？其實，民主黨及很多泛民主派同事也說過，在中美貿易戰下，我們更應堅守"一國兩制"，讓國際社會認清香港與內地是有分別的。

三個關稅區之一當然是指香港獨立關稅區這種特殊地位，而香港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地位除了建基於"一國兩制"之上，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看法——究竟香港能否守護"一國兩制"下應當維護的資訊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及"高度自治"。所以，我懇請特區政府認真檢視，在過去一段時間，管治政策有否重"一國"而輕"兩制"，令國際社會及港人產生信心危機，質疑香港的"一國兩制"能否"不走樣、不變形"？最後，我想說"一國兩制"的核心是香港的民主、自由及法治。在《基本法》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也應由普選產生。今屆政府任期將於2022年完結，如果林鄭月娥有心履行《基本法》下對民主普選的憲制責任，便應最遲在明年年初啟動相關諮詢工作。我在剛才的發言提到大灣區發展及單程證問題，在稍後的辯論環節也會談及"明日大嶼"計劃。其實，很多市民質疑這些計劃，本質上源於對政府的不信任。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在沒有普選授權下，市民自然傾向不相信政府。所以，無論是為了增加政府認受性，改善政府施政，還是維護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我認為落實普選也是必要的工作。落實普選對我們的未來至為關鍵，讓香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的結構下得以擔當中國對外的重要"窗口"，作出重要貢獻。然而，"林鄭"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強調，"不能罔顧現實，貿然重啟政改"。民主黨對這種態度感到非常不滿，認為政府才罔顧現實，沒有嘗試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最後，我想指出，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我們當然看到政府就一些民生事項回應了民主黨的訴求，包括我們提出的豁免巴士隧道費，加強基層醫療服務，以至研究居屋免補地價出租。我們當然明白，上述措施有助緩解一些眼前的民生問題。惟更長遠、更深層次的問題，亦即香港的管治，多元經濟發展，以至中美貿易戰下香港如何自處的問題，特區政府都沒有好好回應。所以，民主黨將對這份施政報告投反對票。我們投下反對票還基於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提出"明日大嶼"的方式明顯違反程序公義，在市民同樣關心的收回棕地議題上，政府相對顯得欺善怕惡。這種做法絕不能挽回公眾的信心，亦無法取信於公眾，令他們相信政府爭取更多土地、擴大土地儲備的方案，最終能令香港市民受益受惠，能解決香港社會的矛盾。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明白並聽清楚民主黨的態度。我們反對這份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

主席，今年施政報告的標題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一份如此重要、影響香港人的政策文件，可以堪稱是巨著，當然要有一個美麗動聽的標題才可襯托出特首那份"埋頭苦幹"。可惜，當我們打開這本巨著逐頁翻看時，便會發現封面的標題與內容不符。埋頭苦幹而大功告成的，可能只是標題那8個字。如果要我為這份施政報告訂立一個標題，我認為"堅守紅線燃點民怨"會來得更貼切。主席，接下來的時間，我將會就法治人權、公共財政、經濟發展、創新科技、扶貧助弱等數方面作綜合發言，講解並闡述公民黨為何會反對是次的致議議案，希望大家明白我們的苦心。首先，我希望談談"紅線"的問題。年多以前，香港人從未聽聞"紅線"這名詞，但自從香港出現"紅線"二字後，在短時間內，我們即發現身邊遍滿"紅線"。"港獨"是踩"紅線"、"自決"是踩"紅線"、提供場地讓人進行討論可能也是踩"紅線"。《基本法》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究竟被甚麼怪物吞食了？究竟是《基本法》大，還是共產黨口中的這條"紅線"闊呢？特首在施政綱領中有關人權的部分提及，要建立對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共融、互相尊重和不歧視的文化。公民黨對此絕對支持，但這種共融、互相尊重和不歧視的文化，根本不單是處理性別議題所需要的，在各種社會議題，特別是具爭議的政治議題上，香港必須包容。在提及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時，特首指出保安局局長引用《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是一項有力說明，證明特區政府對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不會視若無睹。不過，這個證明同時說明特區政府為香港的言論自由，狠狠地劃下一條"紅線"。這條"紅線"最"新鮮熱辣"的受害者，正是本會上星期討論的議案提及的香港外國記者會前副主席馬凱。更有甚者，當有市民在電台節目中提及單程證審批權的問題時，我們聽到特首林鄭月娥將單程證的議題與國家主權混為一談，究竟這事會否成為明天的"紅線"呢？"紅線"不單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闊。有人提倡不同的政治取向，被視為是踩"紅線"；有人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人以理性方法討論，同樣是踩"紅線"。

這種管治手法會否令香港人活在恐懼和憂慮之中呢？這是否特首所說的為香港人燃點希望呢？主席，不論是香港人或是國際社會，大家一直為香港的法治精神感到無比自豪，但怎樣才算是一個有法治精神的社會呢？在敏感的政治議題上，當局不交出任何法理依據，純粹指有人踩"紅線"，便要別人"收聲"，便要終身剝奪他人的政治權利，這是否算是一個法治社會呢？當局一時說要"依法辦事"，一時又拿出"紅線"來張牙舞爪，運用公權力和行政手段來打壓異見，這完全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所為。再者，所謂"紅線"的法理依據，從來沒有人知道。對於政府口中的"紅線"是如何界定，是根據甚麼標準來設定，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也摸不着頭腦。有關標準會否與我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及政治取向有所不同，這存在一個很大的問號。主席，如此這般，究竟是否真的對香港有長遠的好處呢？我們不希望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這條"紅線"逐步侵蝕我們應享的人權，逐步侵蝕我們應該擁護、高舉的核心價值。

對很多香港人而言，《基本法》第四十三條所代表的，便是特首應捍衞香港人最基本的價值和利益。我們不希望現屆政府牽頭違反《基本法》第四十三條，牽頭破壞香港人對特首應該捍衞香港人基本利益的基本信任。主席，提出了這麼多問題，長篇大論，我無非希望特區政府可以重新認清一點，就是香港優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是源於"一國兩制"，是源於香港不是中國一個普通的沿海城市，這是"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優勢。馬凱事件說明，國際社會對特區政府對待新聞工作者的觀感的確有很大的質疑和憂慮，這亦反映為何特首在早前出訪日本時，當地傳媒會再三詢問特首有關馬凱的事件。因為對於香港的一舉一動，全世界無時無刻也看在眼裏。香港一直以來也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一直以來也是歡迎其他人來港做生意的地方。香港誠然是需要向前行，也必然要背靠祖國，但很清楚的是，香港不能只是靠中國。在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度2018年度報告》中，香港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報告亦非常關注香港法治的優越地位，並指出一旦出現倒退，或會令香港失去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主席，做生意並非單單講求金錢，如果全球的生意人眼中也只有錢，他們根本不需要香港，他們早已湧進內地掘金，怎會輪到香港繼續擔當窗口的角色呢？箇中原因，我相信今天在席的官員、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必然心知肚明。主席，說到做生意，我們不得不提中美貿易戰對香港的影響。正如剛才提及，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是一個開放市場，任何國籍的人也可以在這裏進行貿易，任何國家的貨物也可以在這裏自由流通。自由和公平的貿易，是我們賴以成功之處。我們甚至可以說，香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創會成員，推動自由和公平的貿易應是香港一直以來的使命，我們應以身作則，向全世界示範何謂自由和公平貿易。可惜，在美國單邊保護主義抬頭下，香港不免受害。今年春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對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鋼鐵及鋁製品加徵關稅。當然，鋼鋁業並非香港的主要產業，但對我們的轉口仍會有一點衝擊。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香港一向支持自由貿易，而美國對香港更有龐大的貿易順差，在這前提下，為何美國會對香港施加懲罰性關稅呢？特區政府官員和在野議員曾在美國努力說服美國官員為香港提供優惠，不要把香港變為貿易打擊的對象，為何當我們努力嘗試以道理說服美國時，我們仍得不到這種優惠呢？這顯示美方對香港的情況可能不太理解。我亦想藉此機會指出，這對我們是極大的警號。美國作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竟然無視香港過去多年在推動自由貿易方面的努力。對於這事實，美國當然有非常大的責任，但特區政府是否完全沒有責任呢？美國懲罰的當然是香港，但令人擔心的是，美國是否在懲罰一個越來越像普通中國城市的香港。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向國際強調，特別是向重要的經濟貿易夥伴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仍然是實行百分之一百市場經濟的獨立經濟體。這當然是本港駐外機構應做的工作，而特區政府的高層亦有責任努力地向外界重申這方面是不會改變的。我們亦有責任向全球證明，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仍然穩健，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仍會獨立地審時度勢，做到真正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不會因為"一國"而令"兩制"消失。我希望特區政府的官員能緊記這一點。主席，這份施政報告提到，香港正積極向外尋找營商機會，我們當然認同這是正確的方向。國際貿易環境現時非常不明朗，我們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或過度依賴一兩個貿易夥伴，而我相信特區政府官員非常清楚這一點。香港必須採取主動，與更多不同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然而，我擔心當特區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劃"紅線"，危害法治，打壓公民社會的聲音時，會否最終變成"敗家"、趕客，將香港的基業一點一滴地摧毀。

莫說新興的經營模式可能無立足之地，甚至是存在已久、本身已擁有旅館牌照的賓館和民宿，在《條例草案》修訂後也可能變成違法。究竟特區政府提交的《條例草案》，與當局口中的拆牆鬆綁、擁抱新科技是否背道而馳呢？"拆牆鬆綁"這數字是當局常掛在嘴邊的，去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到要檢討現行法例，以掃除窒礙創科發展的舊條文，但一年過去，我們未見有一項為業界和香港拆牆鬆綁的法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而我剛才提及的《條例草案》的諮詢期更長達4年。主席，創新科技的特質是日新月異，對於檢討過時法例的工作，如果特區政府還不趕快做，大膽做，我們真的不知要待多少年才看見新加坡的"尾燈"。當局表示要為政策拆牆鬆綁，但在實際修訂法例時則變成"五花大綁"，說到底，究竟政府是否忌憚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呢？我們並非指法例修訂必然要為所有創新科技大開方便之門，但如果相關修訂給人的感覺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一方，而非做好協調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工作，屆時，特首林鄭月娥提出配合國策和創新科技的政策，會否只是流於表面和空談呢？主席，令我擔心的另一問題是，發展創科是我們應該做的，亦是配合國家要做的事，但香港是否確實跟得上步伐呢？我曾與不同業界人士接觸，聽到的意見離不開兩大核心問題：人才和經營環境。香港當然不是沒有自家培育的創科人才，但通常可以離港的也會離港，最多人會前往矽谷，而他們實際上遍布世界各地，甚至可能被新加坡搶走，或是已經定居深圳。

或許有人會問：政府不是已經為他們提供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嗎？事實上，曾申請這項計劃的人也知道，申請手續非常繁複，審批津貼的速度十分緩慢，津貼只是杯水車薪，而這正是計劃乏人問津的原因。我且告訴大家有關數字，在920,000在職貧窮人口中，只有45,000人申請。我們期望政府全面檢討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同時，亦能考慮幫助並滿足基層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雙管齊下，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基層工人及低技術人士，除了靠打工"搵食"外，其實也有權利透過創業來改善經濟狀況。因此，公民黨認為除了鼓勵開設墟市的政策外，政府亦應設立社區經濟創業支援基金，供基層創業人士及團體申請，使社區經濟得以發展，幫助基層自助互助。在安老方面，施政報告提到會在明年增加2,000個家居及社區照顧名額，以及增加1,000張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毫無疑問，以社區照顧為主的安老策略是可持續的方向，但前提是照顧服務的名額必須足夠。

對於曾經為香港默默耕耘的長者，這份施政報告令人感到他們成了"路人甲、乙、丙"，我們看不到政府如何重視他們。

在上年討論財政預算案時，我們已建議以"特殊需要信託"方式設立"持續授權書"專責辦公室，以法律立案的方法，配合醫療及社福支援，讓長者和家人商議及訂立個人晚期照顧計劃，讓長者安心終老。最後，我們不得不提今次施政報告中最具爭議的"重中之重"，也就是"明日大嶼"計劃。當香港社會對近岸填海也有極大疑慮，也有不少反對聲音時，特首竟然提出這個曠古爍今的"明日大嶼"大填海人工島計劃。

不過，對於一項如此大型的計劃，支持和反對的理據也有，即使同事在本會提出，亦未能完全說服另一方。就此，我想問特區政府兩個問題：第一，香港目前面對的究竟是土地問題還是人口問題？當我們現時每日要接收150個單程證名額時，我們新增的土地究竟是為誰而建，是否真的有迫切需要呢？長遠來說，究竟香港能否承受每日150個新增人口呢？對此，究竟特區政府曾否思考過，曾否努力說服香港人？第二個問題，政府認為收回棕地、丁地發展，難度非常之高，這可能是事實，但我想問的是，難道填海較剛才提及的收回棕地、丁地，甚至高爾夫球場來得容易、來得便宜嗎？退一萬步來說，我想問問特區政府，如果"明日大嶼"最終成事，可以成功興建人工島，但那1,700公頃的新填海土地，將來總有一天會飽和。屆時，特區政府是否依然認為收回棕地及丁地是困難的，是碰不得的？屆時，高爾夫球場是否仍然是絕對不能觸碰的土地呢？屆時，是否又要在外島填海，搞個"明日南丫"、"明日東龍"、"明日蒲台"呢？以上種種問題，林鄭月娥今次完全無法回答香港人，亦未能說服香港人。為何我們要冒這樣大的風險、冒這樣大的財政風險、冒這樣大的環境風險，將我們一代代積累下來的儲備投入興建人工島呢？主席，說到底，整個特區政府的管治，是維繫於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維繫於究竟這個政府能否取信於香港人，它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均從香港人的利益出發。遺憾的是，過去多年，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很多時候是面向北京，背向香港人。

就這一點，到最後仍然連繫到政改問題。我們不見今屆特區政府有何決心推動政改，我們更不見今屆政府做任何正面的事情，來令香港具備這個條件和土壤推動政改。本屆政府似乎認為只做民生，便可有效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我只想指出，將問題掃入地毯底，最終不會令問題消失，這些問題只會越積越多，最後連地毯也蓋不住。特首在施政報告表示，希望帶給香港人希望，我相信她可能真心希望可以給香港人一個正面的方向，無須太多憂慮。不過，我不知今天出席的官員是否知悉，近年討論移民已成為香港有能力的中產家庭的共通話題，而即使沒有能力的，亦會設法到一些西方國家以外的國家落腳和移民。

我自己也認識3個家庭，在過去一年，選擇連根拔起，辭職、賣樓，與家人一次過離開這個養育他們的地方。

如果我們不能給香港人帶來希望，如果我們不能留住有能力的人，香港最終只會淪為一個二流城市，無法再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如果特區政府不從根本做起，不從制度上改革，對政改依然避而不談的話，特區政府根本不能為香港人帶來希望。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深切考慮這點。我謹代表公民黨致辭。

因此，我建議這項基金必須開放給非從事海運或空運的人士申請，才能吸納一些新人才加入行業。否則，我認為這種"塘水滾塘魚"的做法對行業不會有很大幫助，特別是將來興建第三跑道後，我們難以覓得需要的人才。

我們如何強化我們的空運服務呢？其中必須留意的是，大約兩三年後，國際對空運業會實施一項新要求，就是所有貨物均要100%經過X光保安檢測，而現行的做法是抽樣檢查。

機管局亦獲邀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發展給予意見，看看如何將其發展成具商業元素的所謂機場城市。我感到有少許混淆，究竟這是機場管理局還是"商場管理局"呢？

主席，我發言支持就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出致謝議案。這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整體而言，在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扶助中小型企業、推動民生福利，以及加強青年發展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延續林太大膽、務實、有為的新思維管治風格。主席，目前香港基本上是全民就業，失業率僅2.8%，處於20年來最低水平。然而，全球保護主義抬頭，加上中美貿易戰的不明朗因素，對香港這個開放型經濟體實在帶來不少隱憂。今年月至月，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貿易額達到2,640億港元，佔整體出口總額8.6%。

施政報告指出，去年年底，特區政府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了有關文件，通過26項合作措施，支持香港參與及助力"一帶一路"建設。此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更在網誌提到，香港金融管理局應探討與部分"央企"合作，物色一些回報穩定及具吸引力的海外項目，考慮以股本投資人的角色作出投資，讓香港可以成為"一帶一路"基建項目的融資中心，為國家服務。不過，我們知道香港現正面對中美貿易戰。當美國加重中國貨物的關稅，其實是變相狙擊"一帶一路"，中國的經濟本身已危機四伏。可是，我們的政府竟然於此時嘗試由金管局與"央企"討論合作，實令香港人質疑，此舉是以金管局的儲備嘗試協助中國大陸處理本身的財困，從而投資"一帶一路"。此外，我們清楚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跨境基建項目也不符合經濟效益，當局並無從香港人的位置設想，花費近1,000億元的高鐵香港段已通車個多月，政務司司長曾說，每一年代的基建項目，有時也會被批評為"大白象"工程，浪費公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但今天回看，事實勝於雄辯。甚麼是事實呢？

更大的落差來自乘客量，政府估計每天來港的99,000人中，大約有70,000名為香港居民，但通車數字顯示，在46,500名乘客中，只有約10,000名香港乘客，比預期少84%，這代表高鐵根本不是為香港人興建。

施政報告有關多元經濟的部分，還有其他內容，提到大灣區、交通基建、跨境基建，以及剛剛通車的港珠澳大橋。

在剛過去的星期日，相信大家也從媒體看到，在港珠澳大橋開通後，東涌居民在"旅客大軍"襲境下如何受影響。在日常生活方面，無論是購買日用品、或奶粉，還是在茶餐廳用膳也要排隊，集體運輸系統出現擠塞、淪陷。最大的原因當然是有2萬名旅客來自來歷不明的旅行團，令大陸旅客的人數遠遠超過登記的數目。其實，新民主同盟早前與特首會面提交施政報告的倡議時，已經指出"L簽"政策現時被大陸方面改變，致令持"L簽"的旅客可以在深圳口岸或大陸各個機場直接來香港，變相改變了自由行只限40多個省市的安排。對於東涌出現的這個情況，政府有何行動呢？

政府曾否與大陸政府交涉，不應改變"L簽"政策，以確保非自由行城市的居民必須跟團才可入境香港，以及禁止以"一人一團"的方式來香港旅遊呢？東涌淪陷並不代表港珠澳大橋的車流量符合預期，大橋日均車流量只有大約2,600架次，遠低於政府估算的9,200架次的指標。如果以每架次平均收費250元計算，一年只有73億元，而據有關港珠澳研究中心的學者估算，我們需要70年才能回本。

由於政府在規劃上沒有足夠配套，亦沒有從香港人的立場作出規劃，所以便出現東涌現時的情況。在座有份投票通過港珠澳大橋的建制派、保皇黨也要承擔責任。此外，施政報告第96段提到，"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新陸路口岸相繼開通，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的布局已基本完備。中央自去年陸續宣布多項便行香港人在內地居住、工作和學習的措施"。這實在令香港人質疑，特區政府現正嘗試根本地改變香港的人口結構，簡而言之，就是"換血"。一方面，高官、建制派及保皇黨鼓勵香港人到內地安老，在大灣區買樓、工作、生活，但在制度上、在跨境基建上，則鼓勵大陸人來香港買樓居住。

此外，更大規模的"換血"，當然是"明日大嶼"——今天多位發言的議員也提及——在香港人口增長放緩，出生率下降的情況下，政府統計處的人口估算數據也顯示，2043年的822萬是人口的頂峰，其後便陸續回落至2066年的720萬。上屆特區政府提出填海1,000公頃，建造可以容納40萬至70萬人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為何及至現屆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明日大嶼"，即要填海1,700公頃，而她所說的居住人口竟突然大幅增至70萬至100萬人呢？這批新增超過100萬的人口從何而來？政府憑甚麼作出這項估算呢？在這方面，特區政府經年累月，從主權移交至今，從沒有提出人口藍圖來印證香港未來的發展。如今在沒有財務估算、沒有成本造價的情況下，特首便於施政報告內強行提出"明日大嶼"人工島填海計劃，這實在令香港人感到憤怒。我們看到特區政府只是面向北面，而在林鄭月娥媚共的情況下，香港人面對的住屋問題，就是她念茲在茲說的土地問題並無得到解決。

"林鄭"和團結香港基金指出，"明日大嶼"是為了解決目前的住屋危機，但如果政府打算以賣地來回本，我們也知道出租公屋的比例一定會減少，而第一批出租公屋預計在2032年才落成，遠遠不能處理香港當下的居住問題、房屋問題、土地問題，因此這計劃未能幫助香港人，特別是基層市民"上樓"。再者，"明日大嶼"人工島是逆天而行的建設。最近10年的氣候變化已令全球暖化的情況加劇，香港同樣面對海水水位上升的威脅。在海中央興建人工島，即使不談人工島的規模，單單在面對強風、暴雨襲港時，孤島危機也會出現，市民的安全受到影響。中國大陸國家海洋局在今年1月提出，禁止嚴重破壞海洋生態環境、非涉及民生及用於商業地產開發的填海，但在這情況下，特區政府竟反其道而行，投放天價成本、淘空庫房、燃燒儲備來填海1,700公頃建造"明日大嶼"人工島。

因此，為了香港未來20年、30年的發展，這項人工島填海計劃不能通過，所以我不能就這項致謝議案投贊成票。當然，很多人會問我們是否有替代方案，我們當然有替代方案，只是建制派議員一談到這部分，便指我們沒有替代方案。

此外，有19幅解放軍軍營土地，單是一幅位於青山的練靶場土地，已達2,200公頃，這2,200公頃的土地已超過1,700公頃由填海建造的人工島土地。

他們繼續漠視香港長期存在的問題，就是地產商囤地、土地壟斷、浪費棕地、丁屋被鎖住、閒置官地被隱藏、"炒樓"投機嚴重，以致土地分配不均，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才是我們的特首、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議會要處理的問題，而"明日大嶼"人工島絕對不是答案。團結香港基金其中一位理事劉炳章曾說，香港發展"明日大嶼"沒有問題，因為特區政府有很多錢。不過，我們認為這些錢應用於適當的地方，例如民生、教育、醫療。

"林鄭"有否在施政報告提出適切的措施呢？這正是施政報告公布後，政府民意低落，"林鄭"作為特首的民意支持度大跌，跌至她上任以來的最低點的根本原因。

我會在第二個環節講述我的修正案的詳細內容，包括回購領展、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取回單程證審批權等。

主席，反對派的世界只有困難和危機，沒有機會和希望。反對派提出的所謂替代方案推行了10多年，結果全是死路一條，但他們要我們繼續碰壁，碰了10多年也不夠，還要多碰10多年，千萬不要提出新思維、新方法。如果我們讓反對派牽着走，結果肯定是原地踏步，一事無成。

我現在想討論關於財經的部分。今次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為主題，行政長官解釋現在是時候"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如果我們再蹉跎歲月——即反對派最喜歡做的事——受苦的會是居於擠迫和惡劣環境的家庭及基層勞工。我認為這種分析一語中的，說中香港目前情況的根源，即"說了當做了"、"困難當答案"，然後便說甚麼也不要做、甚麼也有危機，再指責政府做得不好，但又不許政府推出新措施。

施政報告亦以不拘一格的大量嶄新思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市民"燃點希望"。其實我相信如果我們真正做到"決而有行"，香港人便能願望成真，人人安居樂業。我會集中談談保險界關注的問題。今次施政報告談及保險業的發展，建議以稅務減免的方法推動海事保險及承保專項保險業務，同時會修改相關法例，容許在香港成立專為發行保險相連證券的特殊目的公司，例如巨災保險，深化香港市場的風險管理工具。這些措施旨在加強香港作為國際保險樞紐的地位，提升香港保險業的競爭力，保險業界深表歡迎，亦證明政府已察覺問題所在，相信業界會積極和認真地開發相關業務。但如要振興保險業，令香港成為國際樞紐，其實我們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老實說，過去10年，香港逐漸失去國際保險中心的地位，不少國際再保險公司和國際經紀人公司也將其總部遷往新加坡。政府現在積極重建香港保險樞紐的地位，當然是正確的一步，但其實困難重重。香港的人壽保險發展良好，但一般保險發展卻停滯不前，主要因為多年來一般保險只專注本地業務，即所謂打"本地波"。但現在我們要爭取國際商機，包括發展海事保險、巨災保險、專屬自保，以及發展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保險機遇等，這些均是打"世界波"，需要大量保險專家，要有能力處理極大型工程項目及專項保險經驗的人才。由於香港打了多年"本地波"，根本缺乏這類人才，所以要重建香港保險樞紐的地位，首先要吸引能夠打"世界波"的人才匯集香港。如要成事，我們必須先吸引大量國際保險公司、經紀公司及再保險公司來港設立地區總部，由這些公司聚集各類國際保險專才來港，這樣才可壯大香港的保險業務。然而，要吸引國際保險公司來港並非易事。我們的競爭對手會不惜一切爭奪商機，以極為優厚的條件招攬國際保險機構到當地設立地區總部。

主席，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到，"大灣區建設為香港帶來經濟新增長點，並可拓闊香港居民生活空間的機遇。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和蓮塘/香園圍新陸路口岸相繼開通，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的布局已基本完備。"無可否認，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大大縮短了往返香港與內地所需的交通時間。對於很多需要前往內地工作的專業人士，或者到內地經商的工商界人士來說，這兩項基建的確為他們節省不少時間。不過，我希望政府亦能考慮香港市民的需要。對於普通市民，尤其是在這些口岸或基建附近居住的市民，他們未必直接感受到"一小時生活圈"的便利，卻已"硬食"了不少所謂"副作用"，即人流增加帶來的影響。對於交通運輸路線的規劃，我有一些意見。在剛過去的星期天，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的人次高達10萬人，來往東涌及大橋口岸的B6線巴士站亦大排長龍。大量旅客把該處擠得水泄不通，連帶產生很多環境衞生、道路擠塞等問題，令居民怨聲載道。其實，這些大型基建開通之前，政府應該提前做好規劃及交通配套，避免附近居民的生活受到影響。就此，我希望政府盡快嚴肅處理前述的問題。

因此，我希望政府推出或興建這些大型設施之前，考慮提供其他配套措施和設施，令市民的生活不會因而受影響。第二，我想說一說共享經濟。特首在2017年施政報告就創新及科技提出若干施政方向，其中一個就是"檢視現行法例及法規，掃除窒礙創科發展而不合時宜的條文"。施政報告指出："隨着科技迅速發展，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近年在國內外城市大行其道，催生了不少新興經濟活動"。特首又表示，"會要求新成立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連同各政策局積極檢視各政策範疇內的政策和法例，作出更新，'拆牆鬆綁'，以扶助新經濟發展"。

法官在相關案件的判詞中指出，公共政策須顧及重大的科技突破，法律應因時制宜，才能在更好地保障社會大眾的同時，不會扼殺創新科技和新興行業的發展，讓市場也有機會升級轉型。內地已確立網約車服務平台的合法性，並制訂相應的互聯網預約出租車的經營辦法規定，包括規定出租車要登記和註冊、司機須具備若干年期的駕駛經驗及持有駕駛員證等。內地當局亦鼓勵傳統的士行業建立完整的評價資訊系統，以及利用互聯網技術和無現金支付方式等進行升級轉型。說畢內地的發展，相比之下，我們看到香港現在對於Uber或同類型的新興經濟，均未有相應的政策或措施，因而受害的始終是市民。

政府的政策如何做到"雙贏"？就是不忽視現時新興經濟對傳統行業帶來的衝擊，亦不會"一刀切"禁止網約服務——不一定是網約車，可能是其他新興服務。主席，政府一直銳意把香港打造成智慧城市，但至今仍好像空談願景，未見實際成果。Google香港今年10月發表了《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調查發現只有30%本地市民覺得香港是智慧城市。受訪者普遍認為政府未有投入足夠資源，將香港轉型為智慧城市。陳帆局長今天在席，我想趁機會多談市民關心的交通問題。政府去年公布了《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當中提及收集和提供不同的交通資訊，但未有提出更多有效措施和長遠規劃來解決交通擠塞及泊車位不足的問題。事實上，全球不少地區已經利用人工智能、物聯網和衞星定位系統等科技，建立高效便捷的綜合交通管理系統，紓緩道路擠塞的問題。我希望政府不要再閉門造車，而應多與市民和專家交流意見，才能夠更"貼地"明白市民的日常需要，善用科技提升市民的生活環境和質素。施政報告亦提到政府計劃增撥5億元，進一步推動各部門利用科技，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今天楊局長亦在席，我也想討論推動本港電子競技發展。今年的施政報告再次提出推動本港電競發展。我樂見政府接納我和遊戲業界的建議，正視電競發展的潛力，撥出1億元推動電競產業的發展，由數碼港提供場地和支援人手培訓。我希望政府能夠就撥款的運用多諮詢業界的意見，讓更多業內人士受惠。其實，我和業界人士一直向政府爭取資源，要求當局制訂配合香港遊戲及電競產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從融資、人才培訓、產品開發、市場推廣、銷售等各方面提供適切援助，全面推動遊戲及電競產業的發展。政府願意投入推動創科發展固然是好事，但推出的措施及計劃，例如不同創科基金及向科學園及數碼港撥款資助初創企業，均沿用舊有模式，未有回應業界對過往措施的反饋意見，包括創科基金申請手續繁複、門檻過高和審批準則苛刻，導致獲批資助的公司數目偏少。基金因而未能夠發揮最大效用，讓更多本地中小型創科企業受惠。我希望政府能加大力度扶植本地創科企業，除了提供資金之外，亦提供平台，讓它們把科研成果產業化，推動產業持續發展，並加快檢討現有法規，修訂或刪去窒礙創科發展、不合時宜的條文，以締造良好的創科文化氛圍。

主席，行政長官公布了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整體而言，我認同這份施政報告較上一份全面，在開發土地、房屋、醫療、福利及教育等民生問題上下了不少工夫，亦能提出具前瞻性和務實的建議。在旅遊業方面，施政報告在122段至124段亦作出了闡述，當中一些部分採納了我早前提出的建議，顯示政府對旅遊業界的關注。旅遊業屬於朝陽行業，是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當中，香港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旅遊資源豐富，具備區域的獨特性，所以只要我們好好把握機遇，就可以在機遇中謀求發展，在發展中尋求機遇。以近月開通的港珠澳大橋和高鐵為例，它們既是重要的交通基建項目，可促進香港與內地和澳門的經濟聯繫，提升本港國際都會的地位和方便市民，同時亦是重要的旅遊資源，對香港的旅遊業發展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當然，任何事情有利亦有弊，在港珠澳大橋10月24日通車後的第一個周日，已經有7萬多人使用大橋。在第二個周日更有破紀錄的10萬多人，超出大家的估算，主要原因是最近在內地不同城市的旅行社都以大橋為賣點，吸引慕名而來的自由行及旅行團的內地旅客，形成羊群效應。

在9月底通車的廣深港高鐵，有助吸引3至5小時車程範圍內的城市的過夜高消費旅客到訪香港，香港市民到內地旅遊亦有更多不同的選擇。最近，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聽取旅遊業界的意見後，已在訂票和出票安排上作出調整，提供更多的方便。旅行社將會在票務銷售、旅遊產品包裝及宣傳的安排上加大力度。隨着市民和遊客對高鐵的了解和認識增加，我相信高鐵車票的銷售會逐步上升，達到預期的指標。港珠澳大橋及高鐵建成，亦有助香港旅遊業界設計更多"一程多站"的旅遊產品，吸引更多海外旅客到訪香港，令香港的客源更國際化。隨着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開通及機場三跑建成，大嶼山的海、陸、空對內對外交通配套會更為完善，對香港的經濟及旅遊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主席，雖然旅遊業有不少機遇，但同樣亦面對不少挑戰。首先，中美貿易戰展開，勢必波及環球及內地的經濟，美元轉強，將會降低遊客的消費意欲，我們見到近期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增幅遠遜於預期。香港旅遊發展局已經預計，如果貿易戰持續，對本港的旅遊業肯定有負面影響。

以會議展覽業為例，不少內地一線城市都着手擴充會展場地，例如位於上海的國家會展中心，以及將於2019年第一季投入使用的深圳國際會展中心一期，兩者的會展場地面積也達500,000平方米。

反觀香港嚴重缺乏會展場地，根據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的資料，自2015年起，在本港舉辦的大型貿易展和消費購物展數目缺乏增長，在2017年，位於灣仔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亦因為容量所限而推卻近60多項預訂。政府委託進行的顧問公司研究指出，到2028年，本港平均未能滿足的會展場地需求達133,000萬平方米，可以看到香港在會展場地方面的壓力相當大。第三，在交通問題方面，香港國際機場以往是內地旅客中轉到海外各大城市的首選，但內地一線城市的主要機場發展迅速，積極開拓國際航線，直接削弱本港機場作為中轉站的角色。根據資料顯示，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及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於2016年合共提供341條國際航線，比香港的220條為多，以致近年內地旅客佔本港機場的客運量比例有所下跌，現在只維持在20%左右。現時香港國際機場的三跑道系統須至2024年才全面投入服務。換言之，在面對周邊機場不斷擴張的同時，香港要於2024年後才能解決機場升降量限制的問題。在未來幾年，可能會有不少國際航班因為香港機場的升降量有所限制而放棄香港，轉飛內地其他城市。第四，在景點方面，周邊城市亦積極開拓新項目，例如澳門在這幾年接連有新酒店及新娛樂場落成；珠海橫琴近年亦有新落成的海洋王國主題樂園；廣東清遠市正積極整合天然資源，將會推出森林公園和濕地公園項目。

所以，香港如果能夠在地道文化、綠色旅遊和生態旅遊方面利用其獨特性，真的可以增加我們的旅遊元素，並有效地分流不同需要的旅客。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些資源均由不同政策局負責，無法發揮協同效應。

施政報告以天藍色為主題色，但林鄭月娥卻正正逆天而行，甚至隨時可能違反《基本法》，實在非常諷刺。《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要求特區政府量入為出，避免赤字，必須做到收支平衡，但現在卻"大花筒"，十分豪氣，跟她說1萬億元，她也面不改容，亦從不否認。我不知道林鄭月娥是否想藉着東大嶼人工島計劃刺激市民，造就另一場雨傘運動，然後便可以說現時的社會氣氛適合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她也知道此事會引發大量爭議，所以大家昨天便看到38位在大學教授經濟學的教師表示這是很好的計劃、上佳的社會投資，填海建人工島是好事。

香港所有基建——即"大白象"工程——必定超支，而這個計劃的時間表涉及二三十年，他們卻武斷地說總成本是5,000億元，算甚麼經濟學者？

香港的高地價政策會否真的"流芳百世"？公營房屋佔人工島上房屋單位的七成——是公營房屋，不是公屋——究竟會讓誰居住、哪些人才買得起呢？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發表其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回應了社會各界不同訴求。在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發展創新科技、推動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社福民生及青年發展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措施。施政報告採納了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早前提出的100多項建議，包括填海造地、優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公私營發展私人農地及撥款成立電梯維修基金等。上述舉措既聚焦當下，關顧民生，亦籌劃未來，為香港長遠發展注入增長動力，整體務實進取，獲得社會主流民意的歡迎和肯定。不過，我們認為特區政府仍須加速前行，盡快落實相關政策措施，讓廣大市民早日受惠，以及為應對未來的種種挑戰做好準備。代理主席，面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美貿易糾紛升溫，加息周期又重新來臨，全球經貿發展均面臨極大下行壓力。香港作為外向型的經濟體，難免隨時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國際政經環境的不確定性及貿易戰的複雜性，有可能形成猶如超級颱風"山竹"般的破壞力。因此，特區政府應居安思危，為社會做好各項防風措施，預先評估各種外來因素對本港各行各業可能造成的衝擊，擬訂全盤應對策略，務求在融資、開拓市場及減少貿易風險等方面，為工商及專業界適時提供各種支援，應對不斷變化的外圍經濟環境，尤其要加強中小微企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以維護本港經濟及就業市場的穩定。不過，施政報告在這方面確實有着墨不足之處。代理主席，應付打風落雨的措施，充其量只是權宜之計。中長期而言，香港更需要拓展新的發展機遇。本港很多工商專業界別人士均非常關心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會為香港帶來甚麼新機遇。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指出特區政府已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去年年底，特區政府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簽署《關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奠定以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的關鍵定位，涵蓋香港擁有獨特優勢的六大重點領域，分別是金融與投資、基礎建設與航運服務、經貿交流與合作、民心相通、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強對接合作與爭議解決服務。今年6月，"一帶一路"聯席會議首次於北京舉行，為香港與內地相關部委建立專有及直接的高層次溝通機制；同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在政府推動"一帶一路"工作上擔當牽頭及協調統籌的角色，並且正在招聘"一帶一路"專員。今年8月15日，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主持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首次全體會議，行政長官亦是該領導小組的成員；而在特區政府內，亦會成立一個高層次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督導委員會，並由特首出任主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將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委任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我期望政府盡快申請撥款及開設相關職位，積極推動相關工作。當然，正如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我們應致力確立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首選平台和重要接點，加強政策聯通，利用香港專業服務中心的地位，推動與內地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及地區建立夥伴合作。我認為香港應爭取繼續發揮在國際交通樞紐、科研實力、市場經驗、法律仲裁、基建工程及檢測認證等專業領域的特有優勢，從多方面着手。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力度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5月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其後內地亦宣布允許國家科研資金"過河"的措施。特首在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會在去年財政預算案預留500億元的基礎上，再投放280億元用於大學研究、再工業化、公共服務應用科技，以及加強創科氛圍等，科技業界對此無疑是歡迎的。政府應該從善如流，簡化各項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避免繁複手續降低申請資助的意欲。今年7月5日的立法會會議討論了由我動議的"加快推動智慧城市發展"議案，最終原議案連同5項修正案均獲得通過，顯示不同黨派議員均肯定這項議題的重要性。我樂於看到特首撥款5億元推動智慧城市發展，同時希望政府加快開放政府資源和數據，落實在不同的新發展區推行智慧城市，因應《香港智慧城市藍圖》提出的各個項目，訂立關鍵績效指標，並加快落實Wi-Fi連通城市計劃等。

同時，我們應加快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的建設，加強深港創科合作。為此，粵港澳政府應該設立大灣區科技創新委員會，匯聚區內相關"官產學研"的代表，統籌科技的交流與合作。代理主席，我們亦要爭取香港發展成為"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一帶一路"建設聚焦於推動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建設施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預計將出現大量商貿及工程合同，必須處理好可能會發生的爭議。香港的工程和法律等專業服務與外國接軌，專業人才儲備豐富，而且在全球仲裁服務中聲譽良好。香港已經簽署《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作出的仲裁裁決可以在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得到承認與執行。因此，今年3月，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第一個提案，便是集中探討如何促使香港與內地合作，建立國際爭議解決機制，發展香港成為"一帶一路"國際仲裁中心，亦有利於大灣區相關業界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我樂見特首表示特區政府已成立工作小組，探討於香港成立具公信力和中立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構，為世界各地提供一站式的爭議解決服務，朝着這個方向邁出了第一步。此外，我們要推動香港工程專業服務在大灣區先行先試。我與謝偉銓議員曾經在4月聯名致函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議進一步放寬港資建築及工程企業參與內地工程建設的限制。住建部回覆表示將積極考慮取消部分限制，具體實施的工作將在CEPA框架下，按規定程序統籌進行。我認為特區政府部門應該協助業界積極跟進落實，首先爭取在大灣區內部擴大港資建築及工程企業承包工程的範圍，相關的CEPA框架條款亦應該盡快協商修訂。同時，政府亦應該鼓勵香港與內地企業聯合競投國家級和跨國大型項目。代理主席，政府還可以利用香港的另一項專業服務優勢，發展成為區域檢測認證中心。我申報我是現任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亦因此充分了解檢測認證有助大灣區各項發展，例如發展國際創科中心、世界先進製造業基地、國際供應鏈管理中心，以至金融及專業服務等，均需要更多的合格評定服務。香港在這方面有着與國際接軌的獨特優勢，可以引入更多國際新標準，例如關於網絡安全和防貪管理體系等，並開發更多嶄新的專業服務，例如有關生態友善和物料回收等方面的評審服務。我期待特區政府與區內城市加強合作，使大灣區各項標準和檢測認證與國際接軌。跨境工程建基項目應該是本港與內地的另一個合作重點。日前，我很榮幸見證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大橋在設計和建造上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開創了三地兩制、協同創新的合作模式。大橋聯通珠三角的東西兩岸，加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開通連接全國，粵港澳三地未來應着重優化跨境的基建聯通，促進區內機場、港口、鐵路和大橋等整合利用，並在跨境通關、稅收、人員和資金流通等方面"拆牆鬆綁"，完善各項配套措施，加快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一帶一路"的區域合作，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達致橋通、路通、財通和人心通。總而言之，特區政府必須審時度勢，以創新思維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亦應善用財政盈餘，投放足夠的社會資源，促進百業興旺及改善民生，讓社會各階層可以應對各種挑戰，謀求安居樂業，亦為新一代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機遇。代理主席，我和經民聯的同事也支持你作為內務委員會主席動議的原議案。至於幾位非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只是政治立場的表述，特別是有關"明日大嶼願景"的陳述，充斥着不盡不實的措辭，流於情緒化的政治表態，令人難以認同，更加不可能支持，我會在第四個辯論環節詳述意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特首林鄭月娥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為主題，繼續顯示她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的"好打得"精神，作出一些非常具前瞻性、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決定，有勇氣"拍板"決定"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我發言支持今天的致謝議案。首先，我會談談我支持今天對特首施政報告致謝的原因，以及整體較宏觀的評價。今年的施政報告採納了不少我本人所屬的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及西九新動力提出的建議，以及我多年來在議案辯論中提及的不少建議，部分建議經過10年，至今年才有清晰的推進。首先，在2008年5月，我曾向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提出有關西九規劃的建議。當中提及不少關於"水上的士"、陸路交通，以及海濱發展的建議。在西九規劃方面，我在2010年、2011年分別提出議案，希望全民參與西九規劃，以及希望政府撥款改善維港的水質。在這兩方面，其實是"十年磨一劍"，2008年至今2018年，剛好是10年。特首在施政報告清晰地提及在西九龍的都市公園和海濱規劃。施政報告亦重新採納我在2011年曾提出的建議，當年紅磡至中環的渡輪服務取消，而特首在施政報告具體地接納"水上的士"的構思。其實，這個構思並非只為一個區，而是為了香港整體。當時的視野是要結連經濟、旅遊、規劃、工商，構想如何在日後啟德郵輪碼頭落成時，可以承接外國旅客，亦不用取消如此受歡迎的渡輪服務，以讓當區有需要的市民可在繁忙時間乘搭渡輪前往港島。經過了7年，今年的施政報告有了清楚的答覆。此外，我在2016年動議的議案中提到，消防安全令困擾很多舊區居民，而特首在去年的施政報告已撥款20億元，直接回應我們在議案辯論提出的民生需要。2018年6月，在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我向她提出升降機故障不斷上升的問題，而我近日落區仍見有此情況，我希望特首撥款20億元來獨立處理升降機的安全問題，而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她便撥款25億元推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我認為特首在民生議題上很果斷，只要可以說服她，她是一個做事的特首。單憑上述數項安排，我已認為今年的施政報告值得支持，且我是十分支持的。我記得在2008年與她會面時，她對海濱發展很有心，她還說大家也有一個夢，就是西九、港島也有一個環海的海濱。後來，她出任政務司司長，不再負責海濱規劃，所以我們當年要跨局爭取。原來海濱規劃牽涉到運房局，陳帆局長剛好在席，但當年他當然不在任。

當然，科技大學最著名的"無人機"天才汪滔落戶深圳，大家也知道香港留不住他。

我知道香港現時有一種排外心態，因為自信心不足，凡有內地背景便排拒。許多從外地回流的"海歸"，也曾跟我分享，即使他們在香港工作了10多年，以香港為家，甚至在這裏成家，仍覺得很多香港人未有視他們為一分子。這便是我們在挽留人才方面的失敗。

我們不可以只留着本地人才在"comfort zone"，我們的青年人亦要往外闖，走遍天下，而我們亦要吸納願意來港的人才，令他們留下來。

今年9月，我到清華大學清潔能源中心參觀，他們向我們介紹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分析等，真的令人印象深刻。香港真的很落後，如果我們未能即時培訓人才，便要聘請人才，但我們又無法聘得足夠人手。

不過，在防預工作方面，我記得我在2008年剛加入立法會，當我翻看當年10月我就首份施政報告的發言時，發現當中談及金融海嘯，政府撥出1,000億元作為信貸擔保，當時的安排非常及時，為中小企業提供協助。

由於企業倒閉會帶來連串影響，即使當局想集中處理民生也不能，屆時定會演變成政治危機。因此，我認為政府可考慮預先撥款，既然當年撥出1,000億元，如今顧及通脹及科技公司眾多，當局可否"大手筆"地撥出3,000億元呢？

接下來，我也要談談"明日大嶼"計劃。

我認為只可以朝着更大的公眾利益出發，只要計劃可以為我們帶來願景和希望。既然當局預料計劃可以提供26萬至46萬個住屋單位，可以供70萬至110萬人居住，我認為這個願景便值得支持。

我祖父17歲來香港，當時是新移民，現在已經在香港扎根三代。我相信除了劉業強議員代表的原居民，很多人的上一代或再上一代也是移居來香港的，也曾被人指是"大陸人"，我覺得我們不應這樣看。事實上，新來港的人口，只要他們是循合法途徑來港，並不是非法移民或非法入境者，在我們規劃中，便可帶來新動力、新生命，因為我們的勞動力根本不足。

我們現在說的"明日大嶼"，是未來10年、20年、30年的一個願景。最近泛民一位"老手"李柱銘也說，他後悔30年前沒有接受"雙查方案"，否則現在已經有普選。我絕對不希望大家讓政治恐懼掩蓋一個更大的公眾利益。

但綜合分析，中美貿易摩擦不會如此輕易結束，預計衝突局面將會維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導致香港的出口增長受到影響，如果中美在短期內無法順利達成協議和共識，美國將落實進一步擴大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懲罰措施，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負面影響相信會立刻浮現。

今次中美貿易摩擦會拖累環球金融市場，以及貿易投資活動。如果問題進一步惡化，亦可能透過信貸和流動性風險渠道，影響本港銀行業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因此，預計在中美貿易摩擦下，香港各個經濟領域的表現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一旦經濟表現不振，便會影響民生。事實上，近期本港樓市在貿易摩擦和利率趨升等因素影響下已明顯轉弱。主席，我們不能從這份施政報告看到當局為中美貿易摩擦制訂了甚麼良方妙計，以抵抗或延緩未來的困境。若說要為此成立基金以作"輸血"，我認為"輸血"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何況中小企根本不知道今次難關何時結束。實際上，政府亦無法長期為中小企"輸血"，要走出困境，我認為當局必須從"造血"方面入手，這可分為兩步。

政府可如何幫助業界呢？特區政府可以積極舉辦研討簡介會，邀請這些國家的官員或企業家來港介紹有關情況，以及為港商提供最新資訊。此外，在時機成熟時，當局可透過TDC等機構帶領我們到這些地區考察，並事先與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相關政府或企業單位進行有效的實質溝通。

我期望貿發局等機構在組織考察團時，會與有關方面商討協調，以降低相關旅程的成本，吸引更多中小微企參與。主席，民建聯認為，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的窗口和國際金融中心，特區政府在積極部署和應對貿易摩擦衝擊的同時，更應與國家共同進退。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下，香港應從多方面推動創科發展，並與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端製造優勢對接，努力打造完整的產業鏈，構建國際創科中心。與此同時，為配合國家開展新型國際合作模式，香港應加強在海外市場的投資與合作，致力拓展東盟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新市場，協助香港和內地企業、人才到"一帶一路"及海外國家發展。

談完中美貿易戰，我想談談今年施政報告的討論熱點——"明日大嶼"人工島計劃。

主席，中美貿易戰會持續多久真的無人知曉，但肯定會對香港各行各業帶來影響。中國和美國是香港兩個最重要的貿易市場，不少香港公司從事轉口貿易生意，依靠這兩個地方的訂單謀生，很多工商界朋友本身在內地設廠，亦會出口產品到美國。兩國徵稅的清單可說是包羅萬有，由原材料到製成品，不論漁農產品或電子產品，一律受到影響。現時情況如此不明朗，很多買家也持觀望態度，看清楚再下訂單。主席，早在大半年前傳出特朗普想重啟"301調查"，我已經提醒政府不要掉以輕心。之後，貿易戰由傳言變成事實，我一有機會便向特首和有關官員，特別是向邱局長，表達商界面對的處境，又建議他可以如何幫助中小企，政府亦迅速提出支援工商界應對貿易戰的措施，我在此表示感謝。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已回應我們的部分訴求，例如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降低小營業額保單的保費，以及增加美國買家信用限額。所以，雖然特首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貿易的篇幅不多，但是，有些措施其實在施政報告發表前已經出台。我相信政府會繼續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我亦希望邱局長多聆聽中小企和商界的意見，看看如何幫助商界，特別是中小企面對未來數月的挑戰。美國挑起的貿易糾紛擾亂了全球自由貿易的秩序，更有違開放市場的大原則。現在絕對是非常時期，如果政府可以推出非常措施，例如重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寬減部分商業登記費或其他收費等，會對中小企帶來幫助。提到計劃，當年的金融海嘯令金融機構受到重大衝擊，整個市場也人心惶惶，銀行更不敢借出貸款，回想起來也覺得緊張。

這個計劃拯救了很多企業，保住無數家庭的生計，而且壞帳率極低，大家至今仍然記得。主席，如果貿易戰繼續下去，不止企業受到影響，連市民大眾的生計也可能受到波及。最壞的情況是有些公司今年年底已支持不住，無奈倒閉，令員工失去生計。能保住企業，便能穩住就業。營商環境已經受到多重夾擊，我懇請政府手下留情，關乎營商成本的政策和措施不要一次過排山倒海地推出。主席，貿易戰令工商界面對困難，很多時候要較多資金周轉，但同時因為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加上息口逐步上升，銀行變得較謹慎甚至"收水"，也可能令企業出現銀根短缺的情況。銀行謹慎點，審批再慢點，中小企的周轉則更為困難。我當然最希望政府重推計劃，但亦要盡快加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保障，包括提高貸款額、延長擔保期及調低保費。另一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數年多番推出逆周期措施，將按揭成數一再調低，工商物業最高只能承造四成按揭，根本是為難了公司。在貿易戰的戰火之下，每分鐘都要錢。按揭成數低對企業的資金周轉會造成很大壓力。所以，數天前我向陳德霖總裁要求調高按揭成數上限，他回答我"先觀望一下"。我希望他觀望後就要做事，不要觀望後又再觀望多數個月，不要看着本港的中小企求救也不處理。主席，談到按揭成數，無可避免會涉及樓市的"辣招"。施政報告提出了解決住屋問題的方法，是正確的方向，就是透過大量增加土地供應，包括"明日大嶼願景"，令香港可以有更多土地興建各類型房屋。在這段時間，隨着美國開始加息，一手樓供應增加，加上整體經濟受外圍環境影響，股市已經由高位回落，亦越來越多人相信樓市已經轉勢。當天的"辣招"及金管局的逆周期措施，都是為了應付樓市炒風及保障金融體系的穩健。現時樓市成交減少，樓價開始下調，特首又提出了各項增加土地供應的建議，是否應考慮"撤辣"呢？我認為"撤辣"的時機已經出現。"辣招"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總有一天應該要調整甚至取消。政府要準備"撤辣"方案，以免日後想"撤辣"時反應不及。自"辣招"推出以後，樓價依然節節上升，甚至有人認為"辣招"是市民無法"上車"的元兇。現時樓價開始向下，有些措施應該檢討一下。

事實上，在這段時間，很多家庭因此而無法換樓，令到二手樓交投淡靜，不利樓市的健康發展。主席，我們一直建議不如待10個月後若業主還未售出原有物業，才收取DSD。當他們換樓後就能夠把原有物業在二手市場出售，增加二手市場的選擇，讓樓市自行運作，對想"上車"置業的市民會有很大幫助。主席，施政報告有支援商界開拓市場的措施，而香港有"一國兩制"之利，在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大方向之下，可以得到經濟增長動力。正如施政報告所說，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橋，以及即將開通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基本實現了粵港澳"一小時生活圈"，對於港人而言，在內地工作、居住、生活都有更多選擇。大灣區需求龐大，機遇處處。香港人對在大灣區工作存有憂慮，其中一點是國家新訂的稅務制度，香港人擔心如果要全球收入徵稅，影響將會非常大。最近數月，我們多次向政府及內地不同部門表達這方面的意見，我們有信心當局會適當回應港人就稅務方面的關注，這對於香港人融入大灣區亦有很大幫助。主席，過去數年，香港一直保持經濟增長，但我們擔心在數方面的夾擊之下，明年的經濟可能會轉弱。所以，我懇請政府密切注意局勢發展，應鬆綁之處就鬆綁，應提供協助之處就提供協助。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想在此一次過回應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和期望。在施政報告發表當天，我給它很高分數，並非因為這份施政報告完美，而是我看到政府有心做實事，願意觸碰一些棘手的議題，並不是好像以前一些人般製造問題和矛盾。在一些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上，例如三隧分流，出現兩極意見是很正常的事，亦無法逃避，但有些是人為製造出來分化社會的意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官避事平生耻"應該是指前者，而不是指後者。即使我不認同某些政策方案，但政府肯提出，我們便可以提供意見，總好過無日無之地爭拗一些沒有答案的政治議題。首先，我想談談我們實政圓桌贊成的部分。

至於業權分散方面，上屆政府說無法可施，現在卻說可以，我覺得特首真的是順應民意。接着，我想談談社區保姆。很多現正觀看會議直播的觀眾或聽眾可能未必很熟悉這名詞。

現在的問題是這方面的服務供應不多，因為獎勵金額太少，遠遠低於最低工資。

現在政府落實去做，我非常歡迎。

今年可以落實，我覺得很合理，政府已不斷"加碼"，願意作出更多承擔，勞工顧問委員會雙方亦已表示支持。在男士侍產假上表示要尊重勞顧會的人，今次是否也應該尊重勞顧會呢？

坦白說，雖然我是一名僱主，但我完全不介意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亦認為政府不一定要"落水"落得這麼深。

我覺得任何人，包括社會上任何人及消防處的任何人，均應該尊重法庭。

終審法院表示並非認同或接受這些青年人的暴力行為，絕對不是這樣，判詞寫得很清楚，輕判的原因是過往沒有同類案件可作參考，新的量刑標準不能用於舊案件。

施政報告建議將運輸及房屋局分拆為兩個政策局，對此我肯定支持。大家有沒有聽過空管系統、機場三跑道、南丫島海灘、高鐵超支、沙中線超支及通車遙遙無期、剪鋼筋醜聞、沉降事件、四線齊"冧"、"山竹"後遺症、大橋通車混亂、三隧分流、電子道路收費、巴士車禍？

不過，在新架構下如何處理鐵路的問題？我認為鐵路拓展處的架構非常重要，因為施政報告提及將會興建一條我一直爭取興建的第五條跨海鐵路。

我今天想從另一個角度說說，我研究過全世界多個地方，沒有一個地方的國際機場會容許旅客下機後，在1小時的車程內便到達一個國際級的賽車場和世界水平的主題公園，以及一個所謂的賭城。

當然，沒有錢亦不行。

最近我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提出一項議案，全部議員都支持政府研究一個新的考核制度來培養和評核學生的創新思維及解難能力。主席，今時今日全世界的考試基本上都是考核知識，考核學生的記憶力，但所有的答案現時都可以從手機按出來，考試中沒有考核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創意。最近，史丹福大學一位學者來香港演講，說到今天的教育情況，他亦認同考試未能考核最重要的事。

不過，我想問大家是否知道香港有多少個十字路口是劃有黃格的呢？

因此，我希望政府在明年的施政報告處理這問題，否則不如說是"低科技執法，打造無智慧城市"。最後，我想藉此機會回應外界的一些誤解及質疑。

基本上，我們失去了1,000公頃的海域，便會增加免費鐵路、由小欖直通港島西的免費公路，還有1萬億元現金收入，這尚未計算提供可興建10萬間公屋的土地。

去年當局已經投放數百億元推動創科，兩項大型基建亦已經啟用，未來還有河套區、大灣區發展的大型項目。主席，你也是從商的，應知道資本主義的優點就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香港是最極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政府的角色就是營造良好的環境，如果施政報告說得太多就是管太多，既要處理本港的創意發展，又要處理生產力。主席，作為總結，我想引用金庸先生筆下《倚天屠龍記》小昭所唱的歌詞，金庸也曾引用："日盈昃，月滿虧蝕。

世界上沒有一項政策是完美的，亦沒有一份施政報告是完美的，所以希望政府可以虛心聆聽外界有建設性的意見。最後，不知大家有否留意，今天施政報告提出的很多政策有一共同點，就是前朝政府說"無辦法、行不通"的，今天"好打得"則說"得，有辦法"，我對此要寫個"服"字。

主席，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剛過去的周末出現迫爆東涌的情況。

主席，這一節的主題是多元經濟。在多元經濟發展方面，我一直主張香港有需要在多方面發展不同經濟產業。地產業及過去大家一直談論的金融業，我們稱之為傳統產業，而自我出任立法會議員以來一直非常關心，並希望可以協助推動發展的產業，是高增值航運業。我很高興看到今年施政報告在提升高增值海運服務方面有所回應，並推出一系列措施。過去兩年來，我曾向政府提出多項相關建議，包括促請政府利用海外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資源，為外地船東提供適時服務，以便他們在香港註冊的船隻可以在當地港口盡快啟航，以及適當地為海事保險業拆牆鬆綁。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方面的事宜，便會知道我一直有提出有關問題，例如過去有些海事保險機構向相關規管單位提交年報，縱使只有一個錯字，亦要打回頭重做，我稱之為矯枉過正。這樣如何能鼓勵這些機構在香港發展，大展拳腳呢？我很高興特區政府聽取這方面的意見，現在有所回應。展望未來，我期望當局能積極研究修訂現行法例，包括將海事處處長簽發船舶豁免認證文件的權力下放至部門內下一級管制人員，以進一步提升效率，強化海事處向本地註冊船隻提供的24小時支援、協調和認證服務。

所以，我們要求將簽發豁免認證文件的權力下放予其他管制人員，讓更多人協助處理，進一步提升效率。效率越高，便越能吸引船東在香港註冊其船隻，繼而進一步使用香港的增值服務，包括仲裁和海事保險，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主席，另一方面，香港金融發展局繼於2017年發表報告，建議政府應考慮向香港的海事保險商提供稅務優惠後，早前再發表最新報告，就促進船舶租賃業的發展提出一系列建議。誠如報告所言，為了鼓勵船務和海運相關支援及管理服務的發展，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期望政府未來可以採取一如它為推動飛機租賃業而推出稅項減半的做法，積極研究就海運、船舶管理和船務相關配套服務提供稅務優惠。政府亦可考慮將利得稅減至某個稅率，以促進高增值航運業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主席，關於消費者權益保障，我很高興聽到政府今年較早時提出，將會規定某些範圍的合約須設立冷靜期。我們過去看到有些金融產品服務設有合約冷靜期的安排，現在將延伸至更多範圍。我們歡迎政府在這方面的回應。事實上，近年有些例子是消費者遭健身中心或美容院的銷售員高壓推銷，而消費者在不情願或受屈的情況下，被迫購買一些年期長、金額大的合約服務的事件亦時有發生。就健身中心的情況來說，我曾為相關受害者提供協助。我很高興獲悉，早前我陪同事主到香港海關舉報後，海關迅速作出恰當的調查和跟進。後來事主亦告訴我，海關已作出相關拘捕和檢控，早前報章亦有報道。

主席，隨着市民對不良營商手法和推銷問題的認知程度不斷提升，接獲的投訴個案日增。我們希望有關方面能作出配合，特別是海關在執行《商品說明條例》方面的人手及資源應予以增加。

所以，我希望當局制訂合約冷靜期的細節時，能細心聆聽美容業界的意見，取得平衡。主席，我亦想藉此機會談談有關啟德郵輪碼頭的安排。我樂見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停泊次數，由最初2013年僅僅9次，逐漸增至2017年接近190次。我認為郵輪停泊次數逐漸增加，顯示我們能成功吸引郵輪來港，但這樣並不足夠。正如我經常說，政府應搞活啟德郵輪碼頭。

畢竟旅客來到碼頭，最好可以順道在那裏消費，這樣我們便可以搞活這個地方。我亦希望政府盡早推出以郵輪碼頭為起點的水上的士及旅遊觀光服務，盡快完成這些安排，進一步提高旅客及市民在該處的匯聚，提升啟德郵輪碼頭的發展及營運，真正搞活郵輪碼頭。主席，我亦想藉此機會談談有關共享經濟的發展。為了迎接以創新科技為主導的新經濟時代，香港亦全力邁向高科技及多元經濟發展。

若共享經濟委員會界定某行業為共享經濟新興行業，便要為該新興產業制訂新的規管措施。

主席，近日世界經濟論壇發表2018年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140個經濟體中的整體競爭力排名由第六位下降至第七位。雖然數字上只是下跌一位，但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便知道鄰近城市正急速發展，香港其實已出現滯後。因此，香港必須急起直追，否則便只會一直向後退。今年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主題是"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為抓緊機會，讓香港邁向更好的將來，行政長官展現了她堅定的信心和迎難而上的勇氣，但我希望其他各政府部門都能夠有同一決心。正如我曾在議會提到，即使國家在"十三五"規劃中的《港澳專章》表明支持香港發揮獨特的優勢，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的地位，甚至中央倡議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都會為香港的貨運物流業帶來新商機，但香港能否把握這些契機，便視乎特區政府是否有決心為業界締造有利的營商環境和推出政策配合。事實上，為了抓緊新的商機，鄰近城市的政府已推出積極進取的措施，例如廣州南沙在去年11月宣布一系列以銀彈政策吸引班輪靠泊南沙的措施，而深圳市政府亦很努力地發表《關於促進深圳港加快發展的行動方案》，方案除改善港口現有基礎設施外，還以經濟誘因鼓勵企業投資，特區政府應以此作為借鑒。有指香港的航運業應該趨向高增值發展，因此，今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多項支持高增值航運業發展的措施，例如利用稅務措施推動香港的船舶租賃業務。這項措施是自由黨過去多年所倡議的，亦與香港金融發展局在5月發表的《船舶租賃業務建議》研究報告中，建議政府為海運及船舶租賃管理提供稅務優惠相同。至於其他建議的措施，例如推行稅務減免以促進海事保險業務、研究便利措施以鼓勵更多與航運業有關的業務在香港發展，自由黨歡迎任何能夠吸引更多船東、船舶管理公司和商品貿易商進駐香港的措施。不過，自由黨仍然希望政府能夠把香港海運港口局升格為一個法定航運機構，這與香港金融發展局的研究報告提出把香港海運港口局升格或開設中央海運辦事處的建議不謀而合。據估計，今年香港的國際港口排名將進一步下跌，由第五位連跌兩位至第七位，排名在南韓釜山和廣州港之後。航運業與貨運業關係密切，因此，我認為政府必須繼續推出新的政策，以支持貨運業的發展，特別是當港珠澳大橋開通、日後蓮塘/香園圍口岸及機場三跑系統相繼落成後，將會為香港的物流業提供更多新機遇。在貨運業方面，今年首7個月的陸運和海運貨量均呈現下跌趨勢，這與越演越烈的中美貿易戰不無關係，反觀空運則不跌反升，空運貨量較去年同期上升5.4%，估計今年的總空運貨量仍然會超過500萬公噸。有指空運的增長是由於有部分貨物為了趕及在美國和中國徵收新關稅前付運，但觀乎過去5年空運貨量的持續增長，可見空運服務需求殷切。因此，我希望機場三跑系統能夠盡快落成，以提升香港機場的升降量，配合市場的需求。至於在施政報告中提到研究重建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郵中心，以應付電子商貿所帶來的需求增加，自由黨希望有關計劃能夠加速進行，以配合電子商貿的蓬勃發展。就空運方面，國際民航組織已落實由2021年6月起，除非託運人獲批為"已驗證的"已知託運人，否則託運的貨物必須通過百分之一百的保安檢查。現時，香港國際機場每天處理8,000公噸出口貨物，但只有10多個百分點的貨物會經X光檢查。為了避免因要滿足百分之一百保安檢查的要求而拖慢空運貨物的流程，對整個物流鏈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我希望政府在隨後的不足3年，能夠盡快就全部空運貨物必須進行百分之一百安檢做好準備，包括在機場內外的地方加設貨物X光檢查系統。此外，由於現時機場貨運有超過九成的出口貨物來自內地華南地區，因此，政府亦應考慮把"已驗證的"已知託運人計劃伸延至內地廠商，以減少來自內地貨物必須在香港進行安檢的壓力。物流業一直面對缺乏土地發展的問題，我每次都會在致謝議案辯論的發言中提出。近年因應電子商貿和網購發展越趨蓬勃，特別是高價值的生鮮食物和藥品亦成為網購熱品，冷倉和恆溫倉的需求亦有所增加，但市場卻欠缺土地興建這些倉庫。雖然政府早於2014年表示已在屯門西預留了10公頃土地作物流發展，但事隔4年，直至今年5月，政府才以競投方式把當中3.1公頃土地推出市場。由於政府推地進度超級緩慢，在供不應求之下，加上政府仍然只採納價高者得的競投方法，土地成本進一步推高，最終轉化為高昂租金，在雙重夾擊下，大大削弱本港物流業的競爭力。為解決物流發展的土地短缺問題，政府不能再"嘆慢板"，應盡快把屯門西餘下的6公頃土地，以及其他擬作物流發展的用地，包括洪水橋和元朗南的新發展區，以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上蓋推出市場。另外，政府應參考鄰近競爭者的策略，在擬作物流發展用地上預留部分土地興建政府倉，以業界能夠承擔的價格出租，以支援本地的物流業持續發展。另外，政府一直只以短期租約方式推出土地，以應付業界對土地的需求。由於短期租約土地同樣是以價高者得的競投方式推出市場，導致地價不斷推高，物流業的土地成本及租金亦隨之飆升。因此，自由黨希望政府能夠拿出決心改革短期租約的安排機制，以扶持行業的發展及提高本地物流業的競爭力。為把握機遇，特區政府應盡力摒除窒礙物流業發展的障礙。對於政府最終願意委託獨立專業人士就放寬青馬大橋高度限制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自由黨是支持的，因為現時的遠洋輪船越趨龐大，假如青馬大橋的高度限制未能放寬，將迫使大型遠洋輪船放棄靠泊香港。青馬大橋高度限制的問題已困擾航運業界一段時間，我希望政府委託的獨立專業人士能加快有關研究。另外，政府亦需要盡快理順大鵬灣的領港安排，避免班輪公司因內地與香港的雙重領港費而不再靠泊鹽田港及香港的葵青港。假如政府未能適時解決有關問題，一旦國際遠洋船舶不再以香港作為中轉站，將對香港的貨運業造成嚴重的衝擊，香港多年來努力建立的航運及物流樞紐地位亦會因此而岌岌可危。香港航運物流業的成功有賴陸路跨境運輸擔當重要的角色。港珠澳大橋開通後，對跨境司機的需求將會有所增加；但是，香港的跨境貨車司機正面對青黃不接及老年化的問題。據估計，有近七成司機年齡是50歲以上，加上內地當局又設定50歲後不准考牌，以及60歲為貨櫃車司機續牌的年齡上限，跨境貨車司機只會買少見少。即使港珠澳大橋的開通能為香港的貨運業帶來新商機，香港亦會因跨境貨車司機不足而難以受惠。事實上，自從去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時表示，中央將積極研究推出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的措施後，廣東省交通管理局宣布香港居民在廣東省申領內地駕駛證不再需要提交住宿登記證明，而國務院亦宣布取消港人辦理內地就業許可證的要求。行政長官在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後又表示，港人可以申請內地居住證，證明在"一國兩制"下，任何有助進一步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的便利措施也是可以引進的。為促進內地與香港的跨境貨運，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我已就此去信中央，並希望政府能協助向內地要求放寬跨境司機的限制。除本港的四大經濟支柱行業外，我也想說說其他作為支援性行業的發展，例如船舶維修支持本港的海上作業、車輛維修支持陸路運輸業，而裝卸區則是物流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但是，這些行業正正面對青黃不接及營運成本高企的問題而正逐漸式微。就此，政府必須洞悉全局，以政策扶持這些行業的持續發展，例如檢討短期租約用地的政策、預留專屬土地及允許較長的承租期等，以降低租金水平，支持這些不可或缺的行業持續發展。香港超過九成的貨運物流營運者均為中小微企，但特區政府近年不斷推出多項勞工福利政策，例如近日通過的增加男士侍產假至5天、明年5月把法定最低工資由34.5元增至37.5元、正在計劃取消強制性公積金供款的對沖安排，以及增加產假等，還有尚待研究的勞工假期與公眾假期看齊，以及標準工時等倡議。僱主當然明白僱員對企業重要，但是，政府在短期內推出多項勞工福利措施，無疑大大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令尤其是中小微企在現時的艱難環境下更百上加斤。事實上，近日的中美貿易戰無可避免地會對本港的貨運物流業造成影響，業界對來年的營運環境並不樂觀，但政府卻不斷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最終只會迫使部分企業結業或裁員。自由黨認為當局現階段應減少提出增加經營成本的措施，讓中小微企有喘息的空間，度過寒冬。

代理主席，今年施政報告的內容非常豐富，單單新措施已有數十項，所以我對今次的施政報告表示大力支持。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為題，究竟香港如何才算是有希望呢？我相信特首這份施政報告真的為我們帶來了一些新希望。

因此，雖然我們也要聆聽反對意見，但必須擇善固執、有所作為，才能令香港有希望。這個環節的主題是"多元經濟"，我想就香港的土地發展和特首提出的"明日大嶼"等表達一些看法。香港是全球男女最長壽的地區，加上自然人口增長及近年中港婚姻越見普遍，為家庭團聚來港的新移民令困擾香港數十年的土地短缺問題更為嚴重。面對即時和將來可見的土地不足問題，政府提出在交椅洲附近水域填海，即所謂"明日大嶼"，在該處興建人工島，一次過進行大面積造地。這不但可以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亦能為市民提供更多新工作機會，而透過與大灣區經濟融合，香港亦能獲得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在港英年代，政府為了配合人口增長及因應土地不足的問題，在香港造地填海，發展新市鎮，香港東南西北各方包括荃灣、沙田、大埔、屯門和將軍澳等數個大型新市鎮均從填海所得。民主建港協進聯盟一直倡議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拓展土地，以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土地、房屋和經濟問題。我認為適度填海的方案較其他方案可取，而剷平現有高爾夫球場是一種短視行為。馬場亦佔地甚廣，更位處黃金地段，難道我們又要將其收回建屋嗎？

至於棕地和農地，由於香港的土地資源十分寶貴，故閒置的土地不多。除非發展商將相關土地收回以待發展，否則當中大部分均為物流業和回收業所用。回收這些私人土地涉及業界的生計、安置及補償問題，而他們同樣有不遷不拆的訴求。填海造地對現有土地規劃及現址附近居民影響最小。如果有人問填海造地對甚麼影響最大，就是靠海維生的漁民及海洋生態，所以政府必須認真聆聽本會何俊賢議員的意見。代理主席，新界西北的人口將由2011年的110萬人上升至2031年的150萬人，增加40萬人。其實過去數年，屯門和元朗的新盤一個接一個推出，區內人口已經上升。現時在繁忙時段乘搭西鐵，錦上路站和荃灣西站也難以上車，加上規劃中的洪水橋、元朗南及錦田南的新發展，令新增的交通問題迫在眉睫。十一號幹線剛獲立法會撥款進行可行性研究，10年內肯定未能落成，故增建市區鐵路亦極為迫切。自政府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提出在交椅洲附近水域填海建島後，民建聯提出應配合人工島建設一條由新界西北穿越人工島至港島西的鐵路。今次特首在施政報告公布"明日大嶼"的願景，終於清楚落實和交代這條由新界西北至港島西的西部海岸鐵路和運輸走廊。如要落實興建西部海岸鐵路和運輸走廊，人工島必不可少。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展開前期工作，早一年開始便可早一年解決新界西北交通配套不足和居民就業的問題。"明日大嶼"的願景非常宏大，除了接駁新界西北交通的人工島外，亦提出多項遠期交通連接計劃，當中包括貫穿大嶼山的道路和鐵路。大嶼山居民20多年來爭取興建南北通道，希望建設道路和鐵路，建成由喜靈洲穿越梅窩和大嶼南至東涌的連接走廊，因為這將有助梅窩和大嶼南的旅遊業發展。因此，如果這條連接走廊得以落實興建，將可令梅窩和離島居民受惠。

至於將被人工島包圍的坪洲，在願景計劃中則暫時未有任何着墨，但人工島的出現必然會對鄰近的坪洲有所影響。究竟坪洲會否一併發展，令這個小島有更多就業機會，提升其經濟發展能力呢？還是會令它變成被遺棄的小島呢？政府必須盡快交代有關詳情。社會對"明日大嶼"計劃確實有不少爭議和意見，政府必須多交代當中細節，釋除各方疑慮，讓市民了解填海為香港帶來的得與失，掌握全局。在經濟發展方面，我認為還有另一點會影響香港的整體經濟。

這些新增人手無疑能提高服務質素，令幼兒獲得更佳照顧。但大家也知道，這項增加人手比例的改善措施只是回到1976年的水平。我早前曾會見一些社福團體，他們亦指出香港幼兒服務的人手比例不但倒退，更大大落後於其他海外地方。以亞洲區為例，即使香港將0至2歲以下幼兒的照顧人手比例優化為1：6，仍落後於南韓的1：3和新加坡的1：5。

因此，我十分贊同團體的建議，將照顧幼兒的比例下調，使照顧者可更專注，否則要1名照顧員照顧6至8名同齡幼兒，服務質素將難以改善。政府應按幼兒的月齡需要提供不同階段的人手比例，例如參考南韓的做法，將0至2歲以下幼兒的照顧人手比例設為1：3，1至2歲幼兒的照顧人手比例設為1：4，而較年長的2至3歲幼兒的照顧人手比例則可設為1：8。與此同時，當局須按此標準作出長遠的培訓規劃，按擬定的時間表提供足夠幼兒照顧人手。

如果在職父母因要照顧子女而無法外出工作，香港經濟將受到莫大影響。因此，我認為將幼兒中心的工作做好是促進香港經濟不斷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此外，我亦注意到除增加人手比例外，亦有需要物色設立幼兒中心的地方。其實"明日大嶼"正是我們最佳的覓地方法，但偏偏有人說這是"倒錢落海"，令我們這些想做更多事情支援香港未來發展的人非常痛心。最近我亦與一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參觀河北雄安新區的發展，該城市未來的發展計劃有3點值得我們參考：第一，雄安新區將會成為一個無污染地區，與現時普遍帶有"城市病"的城市截然不同。該區將消除"城市病"，既無污染，亦無交通擠塞，而且有便捷的交通直達城市任何角落，亦有市民共享的生活圈，所以我們認為可供"明日大嶼"參考。第二，我們應有真正的願景，知道這個城市未來能提供非常理想的居住環境。

我認為政府目前仍要多做介紹和解釋的工作，令更多市民認識這個未來的新型城市。

第一，在貿易戰下，明年將會發生甚麼事呢？

當然，我也很感謝邱局長早已走訪美國華盛頓進行遊說工作。

當然，政府也做了一些準備工夫，例如推出關乎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或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等措施，可說是聊勝於無。當沒有生意和出口，向信保局買保險並沒有意思。

因此，政府的反應是可取的，但未足夠。

這些是必須要做的事，中長期便會見到成績，尤其是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對香港有好處。

為何不選擇早前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如果11月底特朗普和習主席在會談上未能達成全面共識，美國額外對2,700億美元的產品徵收關稅，即合共將有達5,000多億美元的產品被徵收關稅。

如果將部分工序遷回香港，取得香港的產地來源證，變成Made in Hong Kong後再出口，會有數個好處。第一個好處是令工業可以回流，促進再工業化，從而避免受中美貿易戰影響，免被徵收關稅，還可以開發新產業。

我認為危機可以變成商機。如此一來，或許能鼓勵部分企業回流，投資自動生產模式，從而推動再工業化，落實回流香港。

它做了甚麼準備工夫呢？

因此，我期望特區政府在下一屆進口博覽可以協助香港企業爭取更大的展覽場地，讓香港企業可以展銷其產品，打開中國市場，而我們亦不應再依賴傳統的西方市場。這亦證明了雖然會有困難，但可以做的事情仍有很多，亦有很多事情可以在短期內辦得到，而不只是施政報告內的寥寥數語。

同樣，我們現時的5,000個限額實在太少，應立即加快批出限額，最低限度讓有需要人士申請，酌情予以批准，不用再等下次批出5,000個限額。我的意思是，只要我們向前邁進，先讓部分人走這條路，大家便會有進步。實際上，在這方面，我很欣賞胡應湘先生，他有一種先鋒、先知的智慧，知道按照中國的發展路徑，發展港深公路，必定會賺大錢。當時他做這件事，遭人取笑，指中國經常出現政治變化，而且法律體系混亂，收地時會很麻煩。誰料不出20年，他已賺到盤滿缽滿。

所以，我很欣賞陳帆局長，他要承受眾多批判目光及尖銳說話的攻擊——我會在背後為他發功，他無須害怕——總之要鎮定，要對着良心、對着燈火說：我做的事是為香港好。這段期間會有很多人責罵，但我們正需要具先峰、先知的銳志及勇敢的領袖，為我們開路。說得遠一點，"地下鐵路，為你建造"，地鐵於七八十年代在彌敦道興建時，整個路段要作開放式挖掘，導致店鋪全被圍封，於是有人把"地下鐵路，為你建造"的口號改為"地下鐵路，圍你建造"。

第二，他們不肯面對現實，接受現時這項輝煌成就。第三，他們會繼續責罵下一步所做的仍然只是"大白象"。官員及特首應一如現時施政報告所說，"堅定前行燃點希望"。如果領舵人對自己也沒有信心及希望，誰會願意跟從？因此，我們要咬緊牙關，他們的詛咒和批判就是我們的動力，我們一定要做得比他們更有成就和更出色。

他們不肯引入人才，而現時150個配額正是其中一個方法，可紓緩本港的人力供求問題。

我原則上傾向支持填海，不過並非如此大的面積。

讓我與大家計算一下，1,700公頃土地的總面積即是多少？是1億7,000萬平方呎。以今天Class A每平方呎的賠償額為1,000元來計算，總金額是1,700億元。好處是立即解決了1,200公頃棕地的問題，還可以再有500公頃農地。整頓這些土地後，可以說是"現眼報"，是立竿見影的，立即有土地可供使用，不用等到13年後，在2032年才有首個家庭搬往海中央，在水中央做"新城市人"。

香港的陸地將來不夠使用，繼續填海是在所難免的，但我們可以雙管齊下，移山填海是基本的道理。

我以前聽過一句說話，是"深圳香港化，廣州深圳化，全國廣州化"，中國全國最終真的差不多朝着"廣州化"發展。

香港現時真的可能望塵莫及，但我們不用害怕，要堅定前行。

大嶼山應該要有最好的發展，在15,000公頃土地上，局部進行移山，另加填海，然後把大嶼山"愉景灣化"，恰當地給予年青人上游發展空間。那條金龍已經游至赤鱲角，貫通兩岸，來往兩地只需1小時或55分鐘。

如果我要發展大嶼山——我並非想申請這份工作，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已做得非常好——先要建造一條圍繞整個大嶼山的環島道路，然後興建一條貫穿兩邊的隧道，就像現時香港仔至銅鑼灣的隧道般。

我已在立法會提出不下4次，政府一定要考慮使用Letter B。

我認為目前要走的發展路線必然在西面，不論是西部通道、港珠澳大橋，甚至現在擁有最大量land reserve的地方，均位於西面。

代理主席，我今天暫且發言至此。整體而言，就特首2018年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的施政報告，我鼓勵政府大刀闊斧，向大嶼山挺進。

在種種限制下，香港電影不單難以搭上內地影業飛速發展的便車，走出低潮，相反不少電影製作特別是大型製作傾向轉移至內地，放眼內地龐大的市場，而本地電影製作的規模和數量，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日趨縮減，本地電影人才也選擇北漂謀求發展機會，衍生出青黃不接的問題。為本地電影界拆牆鬆綁，讓港產片不再只限於700萬人的市場，並提供更大的商機，才能吸引更多投資者入場投資香港的電影製作，這才是增加製作量的基本措施。因此，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與中央政府磋商，提出進一步放寬與內地合拍片及港產片進入內地市場的訴求，我樂見其成，也期望政府能盡快有好消息向業界公布。

誠然，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除提出推廣閱讀的措施與出版界或許有些微關係外，對出版界的支援可謂是零。特首在政綱中承諾會研究推行的授借權，在施政報告內也是隻字未提。雖然據了解政府和業界曾經討論授借權，但進度極之緩慢，始終未見有實質的工作及安排。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拖延，並盡早回應本地作家和出版界的訴求，以落實這項鼓勵創作、支持本地出版業和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發展的重要措施。
我會請5位官員發言。按照每位官員有15分鐘發言時間計算，他們合共可發言最多90分鐘。
主席，現在我以署理財政司司長，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身份發言。首先，我們感謝內務委員會主席就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致謝議案，讓政府能充分聽取議員對於施政報告的意見和看法，亦感謝剛才議員的發言。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以"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為主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涵蓋經濟發展、土地房屋、交通運輸、教育、勞工福利、醫療衞生等不同範疇，充分反映特區政府繼續大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決心。在編製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時，財政司司長會在財政資源上作出配合，讓各項措施能早日落實展開，令市民盡快受惠。主席，接着下來，我會就香港的經濟近況、經濟展望和未來經濟發展的一些方向作扼要說明。首先是經濟近況。今年上半年，受惠於環球經濟情況，香港經濟強勁增長達4%。經濟活動在第三季維持穩健擴張。商品出口貨值在第三季按年增長9%，增幅與第二季相若。在本地消費需求穩健和訪港旅客明顯增長的支持下，零售銷貨量按年增長5.1%。然而，中美貿易摩擦、美國加息、股市調整等不利因素對本港經濟的影響逐漸浮現。近月不同機構進行的業務展望調查結果均顯示營商氣氛轉趨審慎。9月份貨物出口和零售銷貨量的增長幅度亦見減慢。樓市方面，受外圍不利因素增加和本地銀行上調利率等最新發展影響，樓市自8月起略為冷卻，交投轉趨淡靜，樓價回落。今年8月至10月的住宅物業買賣合約數目回落至每月平均約4,200宗，明顯低於今年首7個月的每月平均5,700宗。整體樓價在8月下跌0.1%後，於9月再下跌1.4%。最新資料顯示，樓價在10月持續偏軟，二手交投淡靜。勞工市場方面，近月的失業率維持在2.8%，是過去2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總就業人數續見穩健增長，市民收入普遍有實質改善。物價方面，今年首9個月的基本通脹率平均為2.5%，略高於去年全年的1.7%。隨着經濟在過去一年多的強勁增長，本地成本有所上升，加上早前新訂住宅租金上升的影響，今年餘下時間的通脹率或會有輕微的上升壓力。在經濟前景方面，環球經濟今年以來雖然持續擴張，但近期的增長勢頭已有減慢的跡象，各主要經濟體的表現也漸見參差。內地經濟穩健，今年首3季合計按年增長6.7%。而美國經濟繼續受惠於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刺激，今年以來增長顯著加快。但是，另一方面，歐羅區和日本經濟雖然持續擴張，但增速已較去年遜色。其他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穩健擴張，但區內的生產及貿易活動在9月開始表現參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月把今明兩年全球經濟的增長預測由3.9%下調至3.7%，並且強調經濟前景面對的下行風險正在加劇。目前，最令人擔憂的是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今年以來採取單邊保護主義，挑起貿易爭端，為全球貿易體系帶來衝擊，對環球經濟構成巨大威脅。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固然會直接由貿易渠道影響香港經濟，同時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的經貿糾紛，必然會為環球經濟氣氛帶來負面影響，促使投資活動減少，令金融市場更為波動，在多方面影響香港的經濟活動。面對當前形勢，政府一直與業界保持密切溝通，並且採取多項措施應對，協助業界拓展市場和分散風險。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適時推行支援業界的措施。另一方面，先進經濟體的金融狀況進一步收緊亦是環球經濟下行的主要風險因素。美國聯邦儲備局自2015年年底以來已經加息8次，並表示未來仍會逐步加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10月初表示，未來的政策利率有機會高於長遠的中性利率，暗示仍有相當大的加息空間。目前市場預計聯儲局在12月會加息的機會大概為七成。歐羅區方面，隨着當地通縮風險減退，歐洲央行自上月起已把每月淨資產購買規模減半，並計劃於今年年底結束資產購買計劃。此外，我們必須關注部分新興市場的狀況。美國息率上升，美元走強，加上貿易摩擦升溫，為新興市場帶來資金流出的壓力。部分經濟基調較弱的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在過去數月經歷激烈震盪，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貨幣今年以來已大幅貶值，連帶部分亞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壓力，為環球金融和經濟的穩定帶來威脅，須提高警覺。在聯繫匯率下，本港利率跟隨美息上升，銀行在9月上調最優惠利率，是12年來首次，反映超低息的時期已經過去。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預料會持續，香港息口相信會繼續向上，對香港經濟和資產價格的影響，要密切觀察。我們面對的外圍環境還有其他暗湧——英國"脫歐"談判、意大利財政預算的爭議，以至各地的地緣政治風險，特別是中東地緣政局緊張，對國際油價走勢和投資情緒的影響，也須關注。總的來說，香港正面對一個充滿挑戰的外圍環境。基於年初至今的實際情況，香港經濟今年全年仍可望達到3%至4%的增長。政府會在下星期五公布第三季的經濟增長數字，並會更新2018年經濟增長及通脹預測。接着下來，我將扼要地說一說政府推動經濟多元發展的工作。主席，今年的施政報告是我們銳意發展經濟新增長點的最佳佐證。我們決心要好好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經濟發展帶來的無限機遇。政府會做好"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抓緊機會，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並積極連繫世界，開拓更大商機。面對外圍的不確定環境，政府會繼續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優勢，為企業發掘更多機遇，分散市場風險。這包括繼續積極與合適的貿易夥伴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和投資協定、擴大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網絡，以及吸引外來投資落戶香港等。"一帶一路"建設方面，本屆政府積極推行多項措施，銳意確立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首選平台和重要節點，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多元化投融資及專業服務。另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亦會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特別是帶動創新科技及金融和專業服務發展這兩方面。政府會與內地相關單位共同爭取政策創新和突破，協助業界在大灣區拓展業務。此外，政府會繼續與商務部尋求持續豐富CEPA的內容，做好CEPA的落實工作。政府亦會鞏固會展業的優勢，繼續積極增加會展場地設施供應。旅遊業方面，政府會循着多元化及吸引高增值過夜旅客的方向推動旅遊業發展，全力落實去年推出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並抓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等跨境交通基建開通帶來的機遇。金融服務方面，我們會繼續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亞太區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以及區內保險樞紐的地位和競爭力，抓緊"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深化香港與內地的金融合作及兩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提升香港作為內地及海外企業的主要融資平台及金融服務樞紐的地位，並促進綠色金融及金融科技的發展。此外，我們也會因應全球和地區政經形勢的變化，不斷審視並按需要加強香港金融體系的防險、抗險能力和資金融通功能，確保金融體系正常順暢運作。就此，我們會積極優化監管制度，落實相關國際監管標準。航運方面，我們會持續提升香港國際機場的基礎設施和配套，以及其客貨運的處理能力，並繼續擴大香港的航空網絡，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同時發揮香港國際機場在大嶼山發展的策略門戶角色。而在海運方面，我們會重點發展高增值海運服務，尤其是船舶融資、海事保險等行業。創新及科技繼續是施政報告的重點範疇，因此，政府為創科發展投入大量資源。除了在今年的預算案預留超過500億元發展創科外，這份施政報告亦額外投放280億元在大學研究、再工業化、公共服務應用科技和加強創科氛圍等工作，充分顯示政府對創科發展的重視和承擔。政府採購亦是政府發展創新科技的其中一個方向。正如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宣布，政府會於明年4月推出一套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創造更有利的環境，鼓勵政府部門在採購中更多採納創新建議，以及便利初創企業和中小企參與政府採購。在新政策下，政府採購會更重視質素的評審，評審標書時技術因素所佔的比重將會提高，讓具創新建議的標書有更大機會中標。政府亦會加強與業界的交流和發放採購資訊，以協助創科初創企業和中小企參與政府採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正聯同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籌備細節，以期協助各部門自明年4月起推行新的採購政策。創意產業方面，繼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臚列發展創意產業的藍圖，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為"電影發展基金"注資10億元，循人才培訓、提升港產片製作、拓展市場，以及拓展觀眾群這四大方向支援香港電影業進一步發展。一如既往，政府會積極及適時地投放資源，全面推展施政報告的各項利民措施。我們會按照政策措施的優次緩急，具前瞻性和策略性地分配資源，並會繼續秉持審慎理財和"應使則使"的原則，以維持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穩健的公共財政對香港至為重要。近期環球經濟變幻莫測，縱使香港目前的經濟基調仍然良好，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必須繼續密切留意外圍環境的變化，並且要有充足的財政儲備，在有需要時作出應對。因此，我們會繼續維持香港的財政穩健，確保公共資源用得其所，以適時回應社會和市民的訴求。主席，接着4位局長將就經濟工商發展、創科、專業服務、航運，以及香港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參與等多方面的工作作出較詳細的回應。另外，剛才多位議員均有就"明日大嶼"發表意見。就此，發展局局長會在第四個辯論環節詳盡回應。

主席，與去年的施政報告一樣，2018年的施政報告將"與青年同行"放在第八項，內容亦大致與去年一樣。我接着的發言將會就政府"與青年同行"的方式發表我的看法。青年在過去被視為處於兒童與成年人之間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往往被視為"尚未成熟"，甚至是處於躁動不安的"暴風時期"。在這套青年論述下，政府不一定要以高壓的方法打壓青年過火的行為，有時也會用懷柔的方法，以協助青年為名，管束青年人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把他們納入政府的既定軌跡之中，同時又將秩序以外的思想、行為和價值觀視為危險，必須加以控制。事實上，特區政府早已應用這種懷柔的做法，不斷設法推行國民教育和《基本法》教育。這套管治方式的問題在於政府從大家長的角度，一方面要青年人為社會未來作承擔，但另一方面又不給予青年人"話事權"，即使青年獲准參與，其參與程度往往也不是指向青年平權、公民權等。不賦予青年人權力，只是要求他們負上責任，當遇上與政府不協調的想法時，便將責任推卸到青年人身上，說他們是"廢青"。

今屆政府先後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以推動青年發展；注資青年發展基金，以協助青年創業，又推出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讓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的諮詢委員會，但凡此種種仍然是在一個威權——如果不是極權——的政治環境下實施。在一黨專政、加強監管和維穩管治，國家力圖打壓民眾的不滿聲音；在一個財閥和政府勾結，不願也不能真正改善民眾生計的背景下推行，香港政府對青年採取如此懷柔的政策，其實是想增加其認受性，將社會上普遍的不滿淡化成世代之爭，再淡化成只是青年人對政權的不滿而已，藉此迴避政府無力真正解決資源和權力兩極化的問題。威權政府跟極權政府的最大分別是甚麼呢？是前者仍然需要認受性，仍然試圖哄騙市民，開出各種各樣無法兌現的承諾。

特首林鄭月娥用上"用好機遇"、"發展經濟"等字眼，但這些字眼從來沒有改善民生。香港自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不斷上升，單是計算最近5年，本地生產總值累計上升22.5%，但整體貧窮人口沒有下跌，仍然維持在130萬人，即每5人便有一人貧窮。即使在採取政策措施介入後，貧窮人口仍然超過90萬人，當中包括30萬名長者及18萬名兒童活於貧窮之中。在2016年，第一等分組別住戶的每月平均入息只有3,000元，較1997年減少1,100元；相反，第十等分組別住戶的每月平均入息為134,600元，較1997年增加55.6%。第一等分組別和第十等分組別住戶的平均入息是相差多少倍呢？是44.9倍，這是否驚人呢？非常驚人。這20年來香港發展了甚麼呢？我相信無須我數算出來，但可以肯定的是，"用好機遇"、"發展經濟"並無改善民生。今屆政府繼續發展"大白象"，繼續叫青年人相信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和"明日大嶼願景"計劃會讓他們安居樂業，如果這不是騙人，又是甚麼？說穿了，威權政府借助各種假希望掩飾香港社會資源和權力的兩極分化，以致民不聊生的問題，而"學業、事業和置業"其實是刻劃出威權政府所期望的青年發展階梯，也是主導目前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唯一一套發展階梯。青年人須繼續賺錢置業，之後花上3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來不斷供樓，繼續維持"地產霸權"。在這套青年論述下，政府只是考慮如何令青年投入這個經濟發展的體制；學習是為了未來有一份好工作，發展事業；有穩定收入，便可以安穩地生活。這套管治方式有甚麼問題呢？便是政府將青年發展視為經濟發展的工具，視青年為經濟動物，根本沒有考慮過青年人對生活的期望。青年人只是從屬於經濟發展，價格便是價值，市場價值便是他們一切的價值。主席，曾經有學者提出後物質主義的概念，這是相對於物質主義而提出的。物質主義追求的是個人物質上的滿足，而後物質主義則更重視自主性、自我價值和非物質價值，例如人情味、環境、歷史、民主等價值。如今政府所說的"三業"正是暴露出現今香港由既得利益者主導的思維與施政方式，將千差萬別的青年生活方式總結成"三業"這種狹隘的人生發展階梯，完全沒有回應時代的轉變和青年的呼喚。政治上，政府雖然提出了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但另一方面，在威權政府下卻不斷打壓甚至消滅所有政治上的反對行動。在議政論政上，我們聽過"七不講"的教條：一，普世價值不要講；二，新聞自由不要講；三，公民社會不要講；四，公民權利不要講；五，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六，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七，司法獨立不要講。不過可能你會認為這些只是適用於國內，不適用於香港，其實香港也有，就是"自決"不要講。將來可能是"自主"不要講，甚至"自己"也不要講。主席，今屆立法會有6位民選議員被法庭褫奪議員資格，如果以政府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的年齡標準，即以18至35歲為標準，當中有3位是在該年齡組群當中，包括羅冠聰、游蕙禎和梁頌恆。早前有學者分析2016年立法會選舉的數據，分析青年人的投票取向，指出越年青的選民越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民主派，當中青年人尤其鍾情於本土派和自決派。相反，越年長的人卻越傾向投票給建制派。說明被取消議員資格的議員，除了本身是年青人外，該6名議員大部分也是由青年人選舉出來的。"DQ"的判決猶如掌摑了政府一巴，政府在未增加青年參政、議政和論政的渠道之前，已經排斥了青年參政的機會，亦排斥了青年選擇自己的代表的機會。在這種背景下說關心青年、討論青年參與，說穿了，其實只能夠是一種口號式、象徵式的青年參與，實際上卻是充滿"紅線"，令任何人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的"青年三政"。青年人走上街頭，參與不同的社會運動，近年更有不少青年人因為參與社會運動而入獄，但政府並沒有深入研究青年不滿意政府的原因。這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的封面。

政府面對青年騷動，只是不停地打壓，卻沒有了解原因，反而不斷用法律作為統治工具，將法治弱化為rule by law，動輒以法律威嚇年青人，近期甚至以法律之名取締香港民族黨。在威權管治下，權貴已經壟斷了政治和經濟權力，掌握各種社會資源及論述權，並為香港制訂了一套很狹隘的青年發展方針、很狹隘的青年政策或法例。主席，這是"任何人"——任何一個香港的年青人——他的雙眼只有錢、錢、錢，而身處的地方周圍也是"紅線"、"紅線"、"紅線"，每位都變成"紅線女"、"紅線仔"。我們知道極權主義有3種具體的表現：一，文化生活和公共參與不斷被窄化為物質利益的附庸；二，法律越來越被改造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三，謊言當道，社會撕裂，社會運動進一步碎片化，個人在希望稀缺的前景下，漸漸變得犬儒虛無，並從公共生活中退隱。綜合上述3種表現，香港距離極權統治其實一點也不遠。主席，"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這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說話。然而，香港在威權管治下，青年虧則國家虧，青年弱則國家弱，雖然青年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但由於有更多更多的"紅線"和謊言，因此國家很難有前途，民族的希望也堪虞。主席，我謹此陳辭。

為了更有效了解香港青年在大灣區雙創生態系統中需要政府及非政府機構界別加強支援的地方，以協助推展青年發展基金的檢討工作，香港青年聯會將以自身的資源推出試行計劃。青聯現正物色數個條件適合香港青年落戶的大灣區青年雙創基地參與試行計劃，並提供一系列落戶優惠措施，降低成本門檻，利便有意在大灣區發展的香港青年落戶這些基地。青聯亦會利用香港青年熟悉的手法，負責統籌宣傳，並設立服務平台，持續提供到位的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以及協助他們應付在內地創業所遇到的困難，減低有關風險。事實上，自施政報告公布以來，不少有心的本地非政府機構也向我們表示，他們樂意參與試行計劃，利用自身的資源為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創新創業提供支援，我們對此感到鼓舞。青年發展委員會預計將在明年首季完成青年發展基金的檢討，包括對不同的試行計劃和模式的分析。為配合有關檢討工作，有興趣的本地機構可於本月底前與我們聯絡，透過試行計劃與我們分享經驗，集思廣益。過去1年，政府在鼓勵青年議政論政方面推出了不少措施。剛才署理政務司司長亦提到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推出以來，反應非常令人鼓舞。此外，我們亦積極邀請有志服務社會的青年人把他們的資料存入中央資料庫內。透過落實自薦計劃，我們預計中央資料庫內的青年人數目將由青年委員自薦試行計劃推出前大概900個，大幅增至現時約2,700個，有助各政策局和部門考慮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轄下的諮詢委員會。我們會繼續創造有利條件吸納青年人加入不同政策局轄下的諮詢委員會，參與公共政策討論。此外，我們會繼續推動及優化各個青年發展項目，特別是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到內地、"一帶一路"國家以至世界各地的實習機會，讓他們了解國家和國際當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面貌，有助他們規劃未來職業生涯和個人發展目標。要成功推動青年發展，實有賴各界持份者的積極參與。展望未來，我們會繼續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及社會各相關界別緊密合作，加強與青年的交流互動。我歡迎議員對青年發展工作繼續提出寶貴意見，讓我們逐步完善，與青年同行，共創未來。

主席，就這一節的有關辯論，我只有一點需要作簡短回應。就邵家臻議員剛才引述我們的住戶收入最低十等分——即最低的10%——數字的變化，以及住戶收入最高十等分數字的比較，我希望邵議員或各位也要知道一點，就是在看統計數字時，不是單看數字的變化，而要看數字背後變數的變化。住戶收入最低十等分的住戶在過往10至20年間，越來越多是沒有任何工作收入的住戶，主要是"獨老"或"二老"的住戶。由於這些住戶調查統計缺乏一些很重要的資料，所以在分析上會出現一些偏差。

大家應該同時分析包括有經濟活動人士的住戶收入的分布情況，情況就會穩妥一些。我可以引述另一組數字，比較過往和近年的一些變化。

這項資料明顯反映，香港收入不均的現象正在紓緩。我看見鍾國斌議員在席，或許他想表達對輸入外勞的意見。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本年度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